主席，上月，有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向襲警後自殺身亡的疑兇表達"感激"和"致敬"，亦有一名青年因涉嫌向禮賓府投擲易燃物品而被捕。此外，警方破獲一個恐怖活動組織，檢取了爆炸品原材料及施襲計劃書，並拘捕了多名中學生。有市民指出，上述事件反映部分青年的思想已受恐怖主義思想荼毒。

事實上，警方在早前粉碎恐怖主義組織"光城者"時，亦揭發了幕後金主其實是大學學院的管理人員。因此，主席，如果我們要推動反恐，防止青年人受到荼毒，我們的對象不應只是學生，更可能要包括學生身邊的人，特別是一些容易取得學生信任的人或團體。我想問局長，除了青年人或學生之外，有沒有對策針對我剛才所說在青年人身邊容易取信於他們的人呢？
主席，就着議員的補充質詢，關於學生身邊的人，我們如何可以防止恐怖思想滲透呢？其實，我們已一再強調，教師肩負傳授知識、教書育人的重要職責，社會對老師有很高的期望，亦對所有接觸年輕學生的專業人士有很高期望。作為學生的學習榜樣，教師不單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亦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我們要求所有老師及教學人員在教學或活動設計方面符合課程的宗旨、目標，選取的學習材料不能偏頗，不能灌輸個人政治立場，亦不應在任何時候宣揚仇恨；要謹言慎行，不應該把粗鄙、不雅、侮辱、咒罵別人的說話加入自己的教學過程，這樣才能夠不負家長所託。因此，我們最近已要求所有學校，在招聘教學或非教學人員時，必須申報他們有否涉及訴訟，或曾否被調查或註銷教師的註冊。同時，我們亦加強教師的專業培訓和專業發展，希望老師在《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教育上得到更全面及更有系統的裝備。
主席，我們注意到在2019年，很多學校出現了一些時事關注組、政治關注組，也有中學生借校友的名義帶小學生到處派發單張，參與政治活動。簡單來說，就是向這些未成年人"播毒"，荼毒他們的思想。我們曾經向一些學校查詢，但所得的回覆是學校管不了，因為那是師友計劃，中學的師兄師姐會帶小學生出去遊行示威，我們甚至看到他們帶着攻擊性武器。就此，我想問局長——一是關於教育局，其次是關乎《社團條例》——對於這些時事關注組及政治關注組，我們可否先按照《社團條例》取締這些團體？我估計他們甚或根本沒有登記。第二，教育局可否提供指引，讓中小學管理在校內出現各種各樣的時事關注組、政治參與組等？

我們相信學校會保持警覺，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不同社團或組織的名義滲透及誤導我們的學生，所以我們要求學校嚴肅跟進這些情況。
主席，綜觀國際上的恐怖活動，大多是由仇恨引發極端思想，進而變成恐怖活動。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看到香港網上充斥大量不良及煽動仇恨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極容易荼毒思想未成熟的青少年，令他們做出極端行為。就此，我想了解，現時警方有否成立專門的監察部門，恆常地監察網上發布的虛假和不良信息，甚或仿效外國建立監察名單，以將極端活動消滅於萌芽狀態？

他指出香港存在3類國安風險，其中一類是將危害國安的思想轉變為軟性宣傳對抗。最顯而易見的例子，莫過於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以寓言故事作為包裝，對孩童進行"洗腦"工程，培養他們仇視特區政府、憎恨國家。事實上，這類軟性宣傳對抗一直充斥於網絡世界，尤其是對年輕一輩荼毒甚深。面對"攬炒派"四方八面的抹黑和捏造事實的虛假信息，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和執法機制下，警方是否在接獲投訴後才會展開調查行動？可否以更積極的態度主動出擊，將反中亂港分子繩之於法？

主席，曾幾何時，香港距離恐怖襲擊相當遙遠，但自從"黑暴"之後，大家對恐怖襲擊、恐怖主義也加深了認識和警惕。當然，香港的恐怖主義跟"港獨"分離主義掛鈎，繼孤狼刺警後，又出現有組織的製造炸彈和收藏軍火等案件。局方作出了一系列回應，涵蓋反恐專責組、教育局、民政事務局等，並提到很多在網上、媒體和交友平台的假資訊。雖然主體答覆的篇幅很長，但關乎假資訊的應對只有提及民政事務局的一小段，即該局正在認真研究。我的補充質詢是：究竟局方認為應對假資訊的工作是否迫切？

第二項質詢。

主席，防範天災，包括水浸，是十分重要的。近月，每當香港出現暴雨，新界地區不時出現水浸的情況，而受影響居民每每表示導致水浸的主要原因，是附近有政府的基建工程正在進行。

主席，最近香港連場大雨，到處出現水浸，而東北地區尤其嚴重。我們看到農田變成水塘、豬場水浸，很多禽畜被淹死，公路及某些地區變為澤國，而很多車輛更差不多被半淹。我們時常說要發展新界東北並連接大灣區，但不要忘記上水、粉嶺是必經之道，我們將來如何解決水浸問題呢？其實，現時當區居民已不斷投訴經常塞車，最近還經常水浸，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剛才副局長表示，已與相關部門溝通。

那麼如何解決水浸問題呢？我們需要一條暢通的道路連接大灣區，而不是運河。

新界一些違規發展把所有排水道填平，導致洪水倒灌。

氣候變化令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增加，大家比較關注地勢低又有大量人群聚集的地方，例如港鐵和海底隧道等。主體答覆提到，運輸署轄下的協調中心會啟動相關的緊急應變方案，暫時封閉有關設施和作出安排。因應世界各地均有發生一些以前沒有預計的情況，我想問調協中心如何調整應變方法，以及有否聯同其他部門進行演習？

協調中心會視乎事故的規模及嚴重程度，事件是否發生在主要幹道或交通樞紐，以及事件對交通的影響，採用三級制緊急應變系統，以監察交通運輸情況並處理事故。如有需要，協調中心的運作更會提升至更高級別。

主席，據報，河南省鄭州市上月遭遇千年一遇的暴雨，引致多處道路及地下鐵路管道被淹浸，傷亡慘重；歐洲多國近日亦遭遇世紀洪水，造成重大的人命傷亡及經濟損失。

我們現時擔心的是，雖然在地面發生的水浸可容易處理，但如果在地底發生，我們最擔心的情況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亦從來沒有出來交代，如果遇到極端天氣帶來大量雨水時，港鐵會否有機會出現鄭州地下鐵路水浸的情況呢？

港鐵公司本身會根據相關的技術通告及渠務署的《雨水排放系統手冊》的規定，為鐵路項目進行排水影響評估，並會根據渠務署的《雨水排放系統手冊》和港鐵公司的《新工程設計標準手冊》的規定，考慮相關的排水影響評估結果，以進行鐵路項目和其他設施的防洪和排水系統設計。根據港鐵公司的《新工程設計標準手冊》，鐵路系統的防洪和排水系統設計應該可以抵禦200年一遇的降雨量，而在鐵路系統中出現的水的來源包括降雨、海水溢滿、地下管道的破損滲漏，以及因結構滲漏而出現的輕微地下水和軌道沖洗等，這些全部在設計時已有考慮。在車站設計方面，特別考慮到防洪需要而設有以下數項措施：第一，車站出入口設有最少3個台階，高於周圍街道水平大約450毫米，或高於防洪水位，以作為防洪保護。另外，車站出入口亦可以安裝可拆卸式防洪板，而防洪板的高度不少於750毫米，當有需要時，防洪板可作加強防洪保護用途；設於地下的車站，亦設有抽水泵；而連接地庫或行人隧道的車站出入口，亦會加裝全高度的防洪門作為保護。港鐵公司亦經常進行日常演練，確保運作安全。
主席，在討論上一項質詢時，大家都關心特大暴雨引發的天災，並主要討論救援措施。至於這項質詢，大家關心的是氣候變化，以及在出現極端天氣時應如何應對。當然，局長剛才也有提到，香港的地理環境與鄭州有很大分別，而且香港採取的防洪標準是參考國際準則而制訂。他亦提到政府投放了很多資源，例如渠務署進行了9項雨水排放工程，並正在規劃19項雨水排放工程。

關於局長剛才的答覆，我主要想了解的是，多項排水工程現在只處於規劃和設計階段，不知道需時多久才能完成，那麼當再有大雨來臨時，當局應如何應對呢？

主席，局長剛才表示，過去5年，每年的降雨量和大雨日數並無呈現上升或下降的趨勢，但我要跟局長說，相信今年的數字一定會明顯增加，因為單單7月和8月的降雨量已經很厲害。

我相信大家也記得1972年的山泥傾瀉，這類情況是無法預告的。

我知道近年出現土地業權問題，爭論有關土地屬於公家地抑或私人業主地，亦知道現時有很多官司正在進行，也有些在商討中，處於膠着狀態。

主席，全球暖化迫在眉睫，出現極端天氣的頻率只會有增無減，所以有必要全面制訂應對預案。至於曾經受到"天鴿"和"山竹"吹襲的地區，例如大澳、鯉魚門、杏花邨及海怡半島等，居民至今仍是惶恐終日，因為有環保團體指出，這些50年一遇或100年一遇的風災，將來可能會變成10年一遇。我要在此向發展局"追數"。發展局在2019年4月展開一項沿岸災害顧問研究，聲稱需時18個月完成，現在距離期限的日子不多，我想問有關顧問研究的進展如何？

大圍街市在完成加裝空調系統工程後已於去年10月重開。然而，有不少街市租戶反映，街市內空氣翳焗的情況未見改善。他們指出，空調系統的製冷量不足和該系統不時發生故障。此外，街市出入口的風閘經常關閉，導致冷氣流失。

主席，多謝容議員的質詢，我現作綜合回覆如下：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大圍街市裝設空氣調節系統的工程已在2020年9月完成，以改善該街市的營運環境和為市民提供更好及舒適的購物環境。除了加裝空調系統外，街市亦進行一系列改善工程，包括改善供電和通風系統、無障礙設施和指示系統，以及翻新廁所等設施。大圍街市於2020年10月重開後，食環署一直密切監察街市的運作情況。根據建築署的紀錄，大圍街市重開後曾出現3次冷氣供應短暫停止的情況。據建築署的承建商表示，當中兩次源於個別零件故障，承建商已即時跟進，安排更換有關零件。至於另一次是發生於位處街市之上的住宅進行消防系統測試當天；該住宅和街市的消防系統控制器位於同一房間，相信在該住宅進行消防系統測試時，街市的消防系統控制器被錯誤關掉，以致影響街市的空調系統。食環署已在消防系統開關處加設清晰標示，並要求有關住宅的管理公司在進行消防系統測試前通知食環署派員到場，以免再次發生同類事件。在上述事件中，空調系統已於更換相關零件及重新啟動後數小時內全面恢復運作。承建商亦會定期檢查大圍街市空調系統，如發現空調系統出現問題，會立即跟進。因應部分租戶較早前向食環署反映街市冷氣量不足的情況，食環署已要求承建商全面檢視冷氣系統，以及調校風量。承建商已進行維修保養並徹底清潔散熱裝置，而街市空調系統的冷氣量亦符合設計要求。食環署會與建築署一起繼續保持緊密聯繫，適時為空調系統安排維修保養，以確保系統運作暢順。大圍街市各出入口為開放式設計。

但是，承建商發現，有個別風閘及風扇曾被關掉，以致影響街市室內溫度。食環署正與相關部門探討在風閘及風扇的開關按鈕增設安全裝置，並於街市張貼告示提醒公眾合作，以免影響隔熱功能。食環署亦已加強巡視並留意有關情況，確保街市冷氣系統運作正常。另外，大圍街市共有5個出入口。對於租戶指可在街市出入口加裝自動玻璃滑門的建議，建築署初步表示街市近美田路的主要出入口基於消防安全考慮須經常保持開放，以致未必適宜安裝玻璃滑門。在可行的情況下，政府會積極研究於各出入口加設可減少冷氣流失的裝置，包括自動玻璃滑門和涼風機等。上述關於大圍街市空調系統的事宜，均由食環署和建築署現有的人手及資源跟進，各項工作的開支並無分項數字。食環署會繼續與租戶保持密切聯繫，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建築署適時回應，為街市提供良好的購物及營運環境。
主席，其實大圍街市已有36年歷史，並於去年完成裝修和安裝冷氣後重開。我記得當日開幕時——即10月重開時——我和葛珮帆議員也有落區，直接往大圍街市視察情況。

我的主體質詢是問系統的設計是否存在問題，局長當日也曾前往視察，在美田路的出口，有一個機房安裝在出口附近，所排放的熱風直接吹進街市內，而那是一個沒有門的出入口。局長剛才已提到，大圍街市共有5個出入口，全部沒有門，亦沒有任何遮攔，試問街市又怎會涼呢？

當然，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到，是機件問題，亦已更換零件，但這亦正是市民和租戶的期望的落差、極大的落差。一個花了1億多元的冷氣系統在數個月內便出現故障，在數天內已出現兩次故障，這確實很影響檔戶的生存空間。檔戶的凍肉全部變成熟肉，蔬菜到下午便全部壞掉，這真的很影響生計和市民的購買意欲。即使政府現在表示未必有可能安裝到滑門或自動門，但我們也很希望政府認真考慮——就設計上作考慮——有些甚麼前瞻性的措施，可以令街市可以真正有涼風，製冷的情況可以改善？
多謝容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剛才已提及系統曾出現3次故障，其中兩次涉及小問題，並已在兩小時內解決。至於另一次則有點不幸，由於樓上那座大廈的控制室與食環署的冷氣控制室是一樣的，有關大廈的人員在那裏check的時候不為意關掉了街市的冷氣。在那次故障後，我們已採取一些改善措施，若大廈人員將來要到其控制室check的時候，食環署的同事亦會在場，務求不會再錯誤關掉開關。至於容議員剛才問及系統在設計上是否有問題，建築署並不覺得是設計問題。剛才提及的數次故障僅屬個別事件，例如零件問題，現時冷氣的整體運作都是良好的。

在受訪的80多人中，有60多人要求增加冷氣量，有3人要求減少，其餘則沒有意見，覺得是可以的。食環署已將上述意見交由建築署跟進，而顧問公司亦已因應各個檔戶的要求，優化不同檔位的風向和送風量，這些工作一直在進行，以盡量回應各個檔戶的意見。主席，至於玻璃門的問題，我剛才已提到，某一個出口因消防緣故而未必可以安裝玻璃門。至於其他門口，建築署現已積極研究如何增加一些設置令熱空氣無法進入，令冷氣更舒適。

我想問，食環署會否考慮向租戶提供租金寬免，甚至重檢這個街市的租金，以減輕他們的壓力？若否，對於有困難的租戶，例如剛才容海恩議員提到售賣凍肉或受影響的租戶，當局會提供甚麼協助或補償呢？
主席，多謝陳議員的補充質詢。

目前，大圍街市租戶的空調費用在這一刻仍獲得豁免。

不過，我們會與租戶密切溝通，如他們有何問題，食環署一定會積極回應。

主席，多謝張宇人議員的補充質詢。對於無論是街市的冷氣以至維修，我們也聽到不少意見，包括租戶或市民的意見，所以政府已經在食環署街市或公共街市整體現代化計劃投放20億元，一直推進有關計劃。

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大圍街市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大圍街市只是冰山一角，我很希望局長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整體研究究竟為何政府在大圍街市投放了1億1,000萬元的維修費用，而未來又會投放20億元進行整體街市活化改善計劃，但卻仍然出現這些問題？據我了解，現時很多街市都遇到建築署和食環署的溝通出現"打架"的情況，不論在冷氣和其他維修方面都一樣。我想請問局長，會否承諾共同全面檢討工程規劃、工程時間和維修安排方面，務求更完備、更人性化地配合食環署轄下街市，以作出整體改善安排。
主席，多謝柯創盛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曾親自接見不同的租戶，他們也有向我們反映這類問題，而我們明白這些問題對租戶來說是非常實在的。現時，在空調系統的維修保養方面，建築署的承建商會每3個月為例如大圍街市的空調系統，進行一次定期檢查。由今年10月起，機電工程署亦會每月進行一次定期檢查。此外，食環署也有一些常駐街市的員工，如果他們發現空調或其他方面出現問題，會即時通知相關部門跟進。

我們日後都會就維修保養和其他關於租戶的問題，與他們更加密切溝通，並盡快處理有關問題。

然而，由於社會對賭博有一定的需求，政府容許以有限度和受規管的方式，提供合法並規範的博彩途徑以回應公眾所需，避免他們轉向非法賭博。另一方面，針對賭博帶來的問題，政府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包括透過法例規管賭博活動、透過嚴厲的執法打擊非法賭博活動、透過公眾教育宣傳沉迷賭博的禍害，以及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和支援服務。

主席，根據主體答覆，警方在打擊非法賭博中檢獲的金額，由2018年的1億5,000萬元增至去年的6億200萬元，上升了三四倍之多，由此可見非法賭博的問題有多嚴重。雖然局長說政府的政策不鼓勵賭博，但局長並無統計18歲以下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數字，亦不同意馬會五花八門的投注方式吸引年青人開始參加賭博，又說將賭博年齡提高到21歲會有反效果，而他唯一做到的4間戒賭中心，一年接收的個案卻不多於2000宗。他這樣不做，那樣不肯、不同意，又說會引起反效果。我想問局長，有何具體方法可以緩減青少年非法賭博及賭博的問題？他現時做的工作似乎與政策原意有很大的落差，甚至乎是相違背。

我們現時要留意的是，一些外圍和非法賭博的花款越來越多。

相反，我更要檢視現時市面上其他非法賭博的情況。

當然，剛才議員也說到而我亦認同，我們不會與他們鬥多花款來吸引市民賭博。

除了聚焦加強打擊非法賭博，還要遏止賭博對社會的禍害。

主席，我本來想問的補充質詢，正是剛才局長最後回答的部分，他似乎已回應了一部分。平和基金成立的目的，是要為沉迷賭博的人士提供輔導服務，亦會為賭博行為進行研究。

受到疫情影響，有更多年青人留在家中，致令未成年人賭博的行為更為嚴重。

我本來的補充質詢是想問局長，他在年初時表示希望進行相關研究，究竟這項研究現時的進展為何？有否一些初步結果可以向大家交代，以及如何因應研究結果調整他落實政策的工作？

此外，我們也要關注的是，我們周邊地區的賭博行業的發展，尤其是澳門。

過去數年，我們留意到越來越多層出不窮的賭博方式，我們應如何遏止其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呢？

主席，民建聯的家庭事務委員會過去一直有進行關於賭波的追蹤調查，發現賭波年青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並特別提到有兩成人在未滿18歲時已經賭波，再加上現時外圍賭波的情況猖獗。我看到馬會近年也有很多不同的博彩方式，很多時候也是由於外圍賭波的情況。其實，要"固本"最重要是處理外圍賭波的問題。從數字可見，2020年共有5100多人被捕，涉及6億多元的投注金額，數目相當大，而被捕人數亦不少。究竟是否由於罰則不足夠抑或阻嚇力不足？

另一方面，世界盃快要展開，局長有否與馬會討論其接下來會就這方面進行哪些工作？

當然，我們仍然不能夠輕視問題，尤其是正如鄭議員所說，世界盃將至。

因此，每次有大型賽事，我們必定會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和支援。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必須打擊所有非法賭博的行為。在這方面，我們更加需要與業界配合，例如馬會及社會各界。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此外，荃景圍街市在2018年3月關閉後，其地方一直用作儲物或空置。

主席，為確保善用資源，食物環境衞生署在處理已停用的宿舍時，須按政府產業管理的既定機制。根據機制，一般而言，政府物業應以政府用途為先，因此食環署會首先考慮將已停用的宿舍單位轉作內部其他用途。如果沒有合適的內部用途，食環署會要求政府產業署協助物色及分配有關物業予其他政府部門使用。由於這些宿舍多建於數十年前，整體設計、防火設備、走火通道、無障礙通道等未必符合現行法例或規定下的安全標準，因此須視乎個別情況作出處理。食環署轄下公眾街市內已停用的宿舍單位已轉作政府部門辦公室或儲物用途等，以應付部門的運作需要。

就陳恒鑌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後，我現答覆如下：一目前，食環署轄下共有52個已停用的宿舍單位，分布於10個公眾街市。相關公眾街市的地址、宿舍樓面面積、停用年份和現時的用途詳情列於附件。二荃灣街市的3樓和4樓共有13個宿舍單位，總面積約為500平方米，自2019年起全部停止用作員工宿舍。食環署已按照政府產業管理的既定機制，將這些物業轉作其他用途，以應付食環署和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的運作需要。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於今年3月收到一個社福機構的建議書，希望利用荃灣街市大樓4樓前食環署宿舍房間推行試驗計劃，為荃灣區"劏房"住戶提供額外生活空間的服務。

經與創新辦商討後，食環署已計劃把上述物業交予創新辦，以象徵式租金租予社福機構，初步計劃為期5年，目標是在今年第四季展開服務，讓荃灣區的"劏房戶"能盡早得到支援。至於荃景圍街市，食環署於2018年3月關閉該街市並確定無須保留有關物業作其他用途後，已按既定機制尋求政府產業署協助，物色其他政府部門使用該物業，以善用資源。目前，該物業已按照有關部門提出的需求編配作儲物用途。荃景圍街市的長遠用途仍在研究中，當有具體計劃後，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會適時諮詢持份者。

若確認物業已經超出政府運作所需，政府可以商業模式出租物業或開放予非政府機構申請租用。有興趣租用過剩政府物業的非政府機構可向相關政策局或部門申請。食環署在處理已停用的街市宿舍和關閉或整合街市時，會繼續按照政府產業管理的既定機制處理，以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主席，政府支援"劏房戶"，我們當然開心。不過，"劏房"的服務需要多式多樣的支援，包括"劏房"的婦女、"劏房"的少數族裔、"劏房"的心理輔導、"劏房"的小學支援、學生支援及課餘支援等。剛才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表示，食環署是按既定機制處理已停用的街市宿舍。在既定機制下，荃景圍街市由2018年到現在，即差不多接近5年尚未有用途。我記得在封閉期間，曾有多個團體申請使用這個地方，但被一一拒絕，至今仍然只是用來存放垃圾桶，在既定機制下完全不能發揮作用。但是，創新辦在今年3月收到某一個團體的申請，到了現在8月，才4個月、5個月便已全部完成，年底已經可以使用，效率之快令我們認為有關的既定機制完全是廢的。

在收到一個社福機構的建議書後，有否邀請其他機構提交建議書以使用宿舍的剩餘地方？其他團體是找食環署還是創新辦處理有關的問題呢？我想問問政府。
主席，多謝陳恒鑌議員的問題。當然，創新辦提供首站及一站式服務，是行政長官認為政府應該肩負起促成者的角色，所以創新辦才有這個理念，為非牟利和私營機構的項目提供首站及一站式的諮詢和統籌服務。這是以政策目標為依歸，為社會謀求更大效益。

當然，創新辦亦歡迎一些非牟利和私營機構提交建議書。

因此，如果有其他非牟利或私營機構提交建議書，而那些項目亦符合相關條件，創新辦都會提供協助、協調和諮詢服務，盡力促成有關的項目。由政府產業署或者其他政策局及部門所管理，可供非政府機構租用的過剩政府物業的資料，其實已上載至政府產業署的網頁供公眾人士查閱，當中也有一些非政府機構申請使用有關物業的方法。當然，有關的詳情也可以看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有否補充。

2019年6月，發展局回覆我的書面質詢時表示正在研究，但當然到了今天仍然未有結果，現時用作儲物用途。

但是，我不知是創新辦還是發展局卻正在研究，而研究是無須問責的。

主席，剛才田議員提及的荃景圍街市，據我理解已經交給發展局研究。

副局長沒有回答，他負責掌管香港政府的物業資產，創新辦的研究是否沒有時限？

主席，聽罷主體答覆及局長與政府部門同事的說法，給我一種感覺是在互相推搪。我只有一個重點，按照主體答覆第三部分的說法，有關的物業可以開放予非政府機構向相關政策局或部門申請。

是否有統合的做法，讓所有非政府機構都知道有一個明確的渠道，知道要找誰？

主席，按照既定機制，即是按照既定程序，相關的NGO或非政府團體就某些地方提出申請，是必須獲得局方的政策支持才可以提出的，在程序上沒有三五七年也做不到。

為何沒有邀請更多團體提供服務以供選擇？

這樣政府的產業便不會丟空，只用來擺放垃圾桶及電單車。荃景圍街市已丟空多年，我們多年來提出的多項建議皆沒有用。

政府法案：首讀。

《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

主席，我動議二讀《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國旗、國徽和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代表着國家的權威和尊嚴。國家制定了《國旗法》、《國徽法》及《國歌法》，對國旗、國徽和國歌的使用和監督管理等作出規定。原有的《國旗法》及《國徽法》在頒布施行30多年來，對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確使用，維護國旗及國徽的尊嚴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針對實踐中存在的新情況、新問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去年10月17日通過了《國旗法》及《國徽法》的修正草案，以完善國家標誌制度，更好維護國家的形象和尊嚴。經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已於今年1月1日起施行，香港特區有憲制責任在本港實施上述兩部經修正的全國性法律。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原本的《國旗法》及《國徽法》早於1997年7月已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特區已於1997年7月通過制定《國旗及國徽條例》，以本地立法方式在本港實施《國旗法》及《國徽法》。考慮到這個背景，以及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特區政府決定修訂《國旗及國徽條例》，以在香港實施這兩部經修正的全國性法律。此做法既符合"一國兩制"原則，亦和通過制定《國歌條例》來實施《國歌法》的做法一致。我們今年2月就《條例草案》的建議方向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委員對建議方向表示支持。經過仔細的研究和法例草擬工作，我們今天正式在立法會首讀、二讀《條例草案》，提交予各位議員審議。《條例草案》的立法原則非常清晰，就是必須體現經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即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確使用，維護國旗及國徽作為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增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和弘揚愛國精神，同時兼顧香港特區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況。經修正的《國旗法》有24項條文，而《國徽法》則有19項條文。除了不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條文外，其餘大部分的條文已適當地納入《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分為4個部分，共有18項修訂條文，主要有3個修訂重點。第一，明確國旗及國徽的使用規定。因應兩部全國性法律的規定，《條例草案》加入了有關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人當守的禮儀、不適當使用國旗或國徽的情況、國旗及國徽的收回處置方式、在指定網站首頁使用國徽圖案等條文。其中訂明行政長官可就有關國旗及國徽的收回處置方式，以及在指定網站使用國徽圖案的事宜作出規定，並於憲報刊登。特別一提的是國旗及國徽的收回機制。市民或活動主辦方將來有責任將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及國徽交回指定回收點，由特區政府統一處理，確保國旗及國徽的尊嚴得到適當保護。第二，加入禁止將國旗、國徽作某些用途的情況，以及釐清侮辱國旗或國徽罪行的條文。現時，《國旗及國徽條例》第7條訂明任何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即屬違法。我們的立法原意十分明確，是禁止所有故意，並在現實生活或網絡平台上公開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為了更好反映此立法原意，《條例草案》建議將原有條文更清晰化，清楚訂明有關罪行涵蓋現實生活和網絡平台上的行為，而刑罰水平則維持不變。此修訂只是為了更好反映立法目的和原意，而非擴大侮辱行為的範圍。經修訂後的條文與《國歌條例》中有關侮辱國歌的條文高度一致。就評定個別情況會否觸犯法例，我在此必須強調，執法機構須根據法例的相關規定，就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及搜集所得的證據作整體考慮，而檢控個案則須由法庭作出裁決。我們的立法目的非常清晰，只要沒有意圖侮辱國旗及國徽，而作出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市民絕對不用擔心會誤墮法網。就此，《條例草案》加入了適當條文，以保障傳媒作公允報道或教師作教學用途等情況下所發布涉及侮辱國旗、國徽的資料，不會構成刑責。第三，就國旗及國徽的教育和推廣作出規定。《條例草案》要求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學教育，以及學校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發出指示，後者的涵蓋範圍包括幼稚園和中小學。條文亦要求專上院校須就升國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參照教育局局長發出的指示。另外，《條例草案》亦要求本地持牌電視及電台，須播放宣傳國旗及國徽的政府宣傳聲帶或短片。這兩項要求，在充分反映兩部全國性法律的原意及兼顧香港的實際情況之間，已作出了合理平衡，實際上亦與現行做法相近。總體而言，雖然《條例草案》提出了多項修訂，但其根本原則及精神只有一個，就是"尊重"，尊重我們的國家、尊重作為我們國家象徵和標誌的國旗及國徽，同時對意圖侮辱國旗及國徽的人施以適當的刑責和罰則，予以阻嚇。我相信這種基本的尊重精神，對市民大眾而言十分容易理解，而且容易做到。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能早日通過《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讓我們能及早履行特區的憲制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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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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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議員法案。本會恢復《2021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多年以來，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都一直警告，生物多樣性喪失，包括物種滅絕，是生態系統面臨崩潰的先兆，亦是世界大流行病的成因之一，而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普遍被認為是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原因之一。因此，今次這項修訂，會對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及打擊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作出一定貢獻。現時，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是全球四大跨國有組織罪行之一，每年的交易額達70億至230億美元，僅次於走私毒品、武器和人口。自1970年以來，很多研究都發現地球上不同的生物，包括哺乳類、魚類、鳥類、爬蟲類等，已經減少了60%。全球評估報告指，目前已經有100萬種的動植物物種正面臨滅絕的威脅，這是人類歷史上數量最多的紀錄。全球各地的非法獵殺活動中，獵殺者一般都會配備重型武器，他們不只殺動物，他們連人都殺。據悉，在2009年至2018年間，共有871位護林員因非法獵殺活動而殉職。香港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走私野生動植物活動，經由各個海岸和口岸進行。根據政府統計數字，當局在過去10年檢獲價值超過10億港元的非法走私野生動植物，而走私活動有持續上升的趨勢。代理主席，究竟香港搜獲最多的走私動植物是甚麼？

穿山甲是世界上現時販賣最大量的哺乳類動物。在2018年和2019年，香港檢獲了26.5公噸穿山甲鱗片，相等於50,200隻穿山甲，即每21分鐘就有一隻穿山甲因市場需求而被殺。現時分布在亞洲的4個穿山甲物種，均已瀕危絕種。

一些中醫學家曾經說過，這些鱗片可以活血散瘀、通行經絡，所以是有益的。但是，我們都知悉，有很多代替品可以達致相同的醫療效果，我們不需要為此殺絕一種生物。

另一種我們經常搜獲的是象牙。2017年香港搜獲最大批象牙共7.2公噸，相等於1,690隻大象。正如剛才局長所述，我們已經在2018年修改法例，加重罰則來打擊，但在2019年，我們仍檢獲2.1公噸象牙，相等於200隻大象。

我們有300萬至500萬隻大象。

如果非法獵殺活動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的下一代就可能再也看不到非洲大象。現時每年繼續有超過三四萬隻大象被殺。其實殺大象的目的為何？

另外，我們亦檢獲很多犀牛角。2019年本港最大宗犀牛角檢獲個案是82公斤，相等於31隻黑犀牛和14隻白犀牛。其實，犀牛現在已是非常瀕危的生物。

我在此要再次感謝行政長官、環境局、保安局、立法會的同事和由多個國際動物保護團體組成的香港野生動植物貿易工作組的支持和幫忙。要通過一項私人或議員法案，真的要過五關斬六將，殊不容易，所以今天可以在這裏恢復二讀辯論，我感到非常開心。保護瀕危物種，讓下一代可以繼續目睹這些獨一無二的珍貴物種、保護地球的生態系統、為最弱勢的生命發聲、盡世界公民的責任，是我從政的初心，也是其中一項目標。除立法之外，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代理主席，制定一項法例，並不代表我們已經可以做足保護工作。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在取證的專業知識、建立數據庫和法政專業方面多下工夫。現時關於緝獲的數據存放於不同的部門內，當團體、甚至我今次為準備這項法案而尋找這些數據時，便要向多處索取，並不是一應俱全。

因此，我十分希望各位議員同事支持我的議員法案，讓我們可以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打擊相關的走私罪行，保護生命、保護地球。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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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草案》。

第1至3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由葛珮帆議員動議的《2021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草案》，這項議員法案將涉及走私與非法交易野生動植物的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範圍內。代理主席，非法野生動物貿易在近年的確十分猖獗，犯罪集團利用與走私毒品和軍火的類似手法走私野生動物，甚至曾躍升為全球第四大非法貿易。每年走私野生動物的交易總額超過190億美元。

然而，近年隨着亞洲地區對象牙的需求不斷上升，盜獵和走私象牙活動轉趨活躍，國際社會密切呼籲加強措施管制象牙貿易。聯合國在2017年的第71屆聯合國大會會議上，通過一項關於打擊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的決議，敦促成員國採取一切必須的立法、規管及執法措施，力求盡快關閉就未加工及已加工象牙進行商業貿易的本地市場。進一步限制或禁止象牙貿易已成為全球大趨勢，歐盟早已採取比《公約》更嚴格的規管措施，內地亦已於2017年12月31日全面禁止象牙貿易。當然，現時這項法案所涉及的範圍不單是象牙。代理主席，香港是《公約》的締約成員，1990年相關條例亦在本港生效，在此之前持有的象牙被視為合法象牙儲備。當局亦實施許可證制度，以監管合法象牙庫存貿易，直到庫存完全出售為止。然而，由於走私活動利潤豐厚，非法象牙貿易禁之不絕。香港既是國際商貿樞紐，亦向來以法治社會享譽全球，如果繼續牽涉於野生動物走私活動而不設法取締，本港國際形象難免受到負面影響。事實上，本會在2015年12月3日曾通過一項"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的議員議案。大家均認同，香港作為《公約》成員，有責任加強打擊走私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罪行。在2018年，本會通過修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把某些走私野生動植物罪行列為可公訴罪行，並提高了所列罪行的最高刑罰。儘管如此，由於走私與非法交易野生動植物可獲取豐厚的利潤，仍有犯罪集團不惜鋌而走險。在2019年和2020年，香港持續錄得破紀錄的野生動植物走私緝獲量。代理主席，為了更有效地打擊走私與非法交易野生動植物罪行，葛珮帆議員動議的這項議員法案建議將第586章的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旨在提升有關當局的調查和執法能力，並就沒收犯罪得益及有關事宜作出規定，加強阻嚇作用。凡此種種，有助向國際社會表明香港打擊這類罪行的決心。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對於葛珮帆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希望把嚴重罪行擴大，以對付走私非法產品的人，我表示支持，因為作為地球一員，我們有使命去保護瀕危物種。對於保護一些特別的物種，很多香港市民和世界各地的市民都認為應該要出一分力。在過去兩三年，象牙這個議題在香港立法會其實已有十分詳盡的討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象牙不可繼續在香港販賣。

在大原則方面，其實我是同意的，因為保護野生大象，令牠們不會被奪象牙並可繼續生存，我認為是合理的公義。但是，在過去兩年多，我曾跟葛議員在委員會多次討論，如果象牙是多年前的，來自以前的大象或已死的大象，那些象牙其實沒有用，可否留下用來製作工藝品呢？大家要知道，象牙工藝是中國的其中一個傳統，世界上很多美麗的工藝品其實都源於中國工藝。

香港亦有責任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維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的方式，就是要有效打擊非法販運同貿易野生動植物。所以，我支持《條例草案》。

對邵家輝議員及其業界，以及葉劉淑儀議員所關心的象牙商而言，當年我們通過的法例，當然對他們造成一定打擊。邵家輝議員提及，如果大象已經死去一段時間，那些象牙亦已年代久遠，應該容許買賣。邵家輝議員，事實是現在仍然有15萬年前，即現在已經絕種的猛獁象象牙可供買賣。為何猛獁象象牙可以買賣？

雖然象牙買賣曾被禁止，但經過那麼多年，有些地方又再恢復買賣。我們當年曾在立法會進行辯論，相信相關觀點已經說得很清楚，就是由於有新的象牙出現，令市場出現需求，商人做生意自然會大肆宣傳，因應新的需求，自然就會多殺一些象。因此，舊有的象牙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的龐大需求。

我們的國家已經立法禁止象牙買賣，香港亦已立法。我們在2018年立法禁止象牙買賣，在國際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國際保護動物界界別及各地政府均高度關注，認為香港成功立法，不但是一種領先表現，而且做得非常好。因此，今次我再提出這項法案，其實也受到各界及全世界的動物保護組織關注和支持。我相信各位議員都收到很多國際組織的支持信件，情況有目共睹。如果我們今次立法成功，大家都相信可以與國際社會共同進一步打擊走私瀕危野生動植物，保護一些瀕危絕種的物種。當然，對於邵家輝議員和葉劉淑儀議員提出向受影響行業提供幫助的建議，我並不反對政府考慮。但是，就香港的象牙行業而言，例如禁止出入口的措施實施已久，當局亦已給予行業很多時間慢慢轉型、革新等。我們當然希望一些傳統和歷史可以保存，但隨着時代變遷，如果我們需要滅絕另一種生物來保存傳統工藝，我相信，根據今日的道德標準和大家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代理主席，我今天很高興聽到這麼多議員支持我的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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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葛珮帆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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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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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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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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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草案》。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鍾國斌議員動議的"全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議案。

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鍾國斌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周浩鼎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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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鍾國斌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粵港澳大灣區已討論了一段時間，我先談談一些背景資料。大灣區包括兩個特區及9個廣東省城市。

2017年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其後，特首林鄭月娥在香港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全面統籌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落實相關工作。

第一，中央在2019年2月18日公布《規劃綱要》時，已表明支持香港提升為國際金融中心，我相信這一點無需多說。大家也知道，香港已經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應如何再深化離岸人民幣業務、資產管理各方面呢？

第三，提升香港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這方面十分重要，尤其是在最近這段時間。

同時，他們仍未知道有關框架及特區政府實際上可以做到甚麼。

我認為這一點真的很重要，因為始終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在"一國兩制"下，尤其在司法制度方面，香港與內地有很大差異。

香港始終是普通法司法管轄區，與國際接軌。如未來在香港或大灣區內簽訂的合約都以普通法為主軸的話，外資會安心很多。

以我所屬的紡織服裝製衣業為例，我剛向特首提交了建議書，提議在大灣區內建設可持續的時裝中心。

很多人說服裝業是全球第二大污染行業，而第一大是石油工業。

香港作為一個服裝採購中心，生產基地還在大灣區。

在《巴黎協定》下，世界各地政府都要遵守和達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現時很多上市公司及銀行機構亦會配合當地政府的要求，就可持續發展設定目標。有政府甚至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交可持續發展計劃，否則他們的評級和借貸申請將會受到影響。

如可持續發展服裝中心得以落實的話，必定有助金融業推出所謂Green Bond及發展Green Finance。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鍾國斌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首先，我十分感謝鍾國斌議員提出"全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議案，讓我們今天有機會在立法會會議廳，討論香港應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及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大灣區是國家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之一。2020年，大灣區人口超過8,600萬，地區生產總值達17,000億美元。大灣區建設是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發展戰略，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下的重大策略，也是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大灣區建設的目標是通過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發揮三地互補的優勢，推動經濟協同發展，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國家對大灣區發展的重視和期許，可從2019年2月中央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體現。《規劃綱要》是指導大灣區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闡明發展的原則和範疇，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規劃綱要》明確指出，香港是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與澳門、廣州、深圳一同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做優做強，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在中央的堅實支持下，加上大灣區的龐大發展潛力，香港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自然可為市民和企業帶來源源不絕的機遇。事實上，《規劃綱要》給香港的定位，離不開香港一直以來享譽國際的優勢產業，包括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及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因此，大灣區建設一直是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高度重視的工作。香港應以"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精神，以大灣區為切入點，把握機遇，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而與國家共享發展紅利。今年3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成為國家未來5年經濟社會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有關香港的內容分別載於第三十一章的"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第六十一章"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我留意到鍾國斌議員的議案特別詳列了香港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重要功能定位。中央除了繼續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和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外，也對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和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能力和競爭優勢表示認同和支持，這些支持正正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獨特優勢的肯定。《十四五規劃綱要》亦在高質量建設大灣區方面，提出要深化並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並首次把深港河套納入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當中亦提及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和創業，打造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在這些基礎上，香港參與及推動大灣區建設，確實是機遇無限。我們必須把精力聚焦於發展，尋求政策創新和突破，以抓緊大灣區發展的機遇。在過程中，除了特區政府需要積極推動，社會的支持和參與亦同樣重要。因此，鍾國斌議員提出今天的辯論，為大家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就香港各界應如何把握大灣區的機遇作深入的探討。大灣區建設涉及的政策範疇十分廣泛。在今天的辯論中，相信將從各位議員聽到不少對大灣區建設的具體建議，特區政府對此非常重視，因此多個相關政策局均有派員出席今次的會議。我希望議員多為我們提供意見和建議，我們會細心聆聽，稍後作出回應。

代理主席，我支持鍾國斌議員提出的"全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議案，以及周浩鼎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粵港澳大灣區一定是個龐大機遇。

其實，特區政府已推出多項計劃，例如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為鼓勵青年人前往大灣區城市發展，加深體驗內地的工作或機遇，特區政府提供了2,000個月薪不少於18,000港元的職位。事實上，我認為這些鼓勵措施非常好，能夠讓青年人認識內地，但我們要緊記，我們並非叫我們的青年人和人才前往其他城市認知或發展便算，最重要的是當他們有了認知後，回來香港建設或發揮機會。香港本身已是大灣區內最國際化的城市，不但具備便利的營商環境、優良的法治傳統、簡單稅制和完善的金融體系，而且有很多熟悉國際市場的專業服務、知識產權保障及人才等。

因此，香港日後應該以"南金融、北創科"作定位，發展香港的經濟和融入大灣區。"北創科"的地方，亦是青年人，包括本地青年及大灣區以至國內很多優秀人才、青年匯聚的地方。

如果我們只把人才送往其他地方發展，香港還剩下甚麼呢？新界北處於很好的地理位置，設了多個來往深圳的關口，正好發展港深合作經濟帶，也可以提供大量土地發展房屋和設施。

此外，透過這條經濟帶，香港亦可更好地與大灣區的不同城市合作，發揮我們所長，為國家作出貢獻。因此，我十分認同鍾國斌議員及周浩鼎議員的建議，希望政府可以大力支持，為香港找到定位及在大灣區發展中的角色。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鍾國斌議員動議原議案，以及周浩鼎議員動議修正案。代理主席，近年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性持續增大，一些國家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來，世界經濟深度衰退而重啟緩慢，貿易需求嚴重萎縮。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難免受到很大的衝擊。究竟本地各行各業未來的挑戰和機遇何在呢？香港最獨特的優勢是實施"一國兩制"，對參與國家發展有近水樓台之利。國家根據近年國內外環境的種種變化，致力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也成為國家制訂《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指導思想。國家在今年3月公布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其中第六十一章專門論述如何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隨後，廣東省宣布接受香港發展局的建築顧問和工程顧問名冊，讓香港工程界企業和專業人士通過備案方式便可在大灣區內直接提供服務。我認為兩地政府部門和業界應通力合作，推動在大灣區先行先試，進一步放寬港人港企參與內地建設工程的限制，爭取兩地企業獲得相同的政策和財政支持。同時，粵港澳三地應將更多的香港專業界別及企業納入互認範圍，在基礎設施、產業投資、創新科技、環境保護、檢測認證和仲裁服務等領域深化合作，並完善支援措施，以專業化、法治化和國際化促進三地專業服務業的融合發展。此外，三地應建立大灣區專業服務人才互動的高效機制，可推廣"大灣區人才卡"或"專業人士通行證"等，以及消除稅收、出入境通關和執業限制等方面的壁壘。在促進跨境交通基建互聯互通方面，粵港澳三地應成立跨境交通管理機構，統籌現有港口、機場和大橋的資源整合及利用，做好協調各項基建的進一步建設和營運，分流各港口及機場的客運和貨運，並進一步優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通關安排，爭取開放更多口岸落實24小時通關，從而將大灣區發展成為世界級的航運、航空和物流樞紐。總之，就上述3個層面而言，香港可以發揮國內大循環"參與者"和國際循環"促成者"的角色，彰顯我們作為"雙循環"連接平台的獨特優勢。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香港在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法例後，社會經濟及日常生活逐漸趨向正常。除了少部分特困行業的經營仍然十分困難外，其他行業都有逐步改善。政府可以將精神轉移至中長線的經濟發展，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的政策和發展機遇，定下中長期的發展目標。鍾國斌議員的議案提到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不少獨特優勢，我也想集中談談我最熟悉的行業——金融業。金融業一向是香港經濟的重中之重。香港是國家唯一一個全面對外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整個大灣區的金融業隨着近年的迅速發展而達至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最新數據顯示，在2020年全球金融中心前20名中，中國有5個城市榜上有名，當中大灣區的城市佔據3席，分別是香港、深圳和廣州。大灣區成為國家以至全球罕見金融中心城市極高度密集的地區。

這並非香港做得差，而是因為深圳及廣州金融業發展迅速。我不排除再過數年，香港金融業的GDP反會落後於大灣區。當然，深圳和廣州在某程度上也是香港在金融業發展方面的對手，但同時我們亦是有緊密關係的兄弟城市，特區政府未來的金融政策亦必然要以整個大灣區的金融業發展為大前提。只要整個大灣區金融業持續發展，便必然會為香港提供更多機遇。代理主席，就香港未來金融發展的路向，大灣區是全球唯一同時具備兩種制度、3種貨幣、4個核心城市的灣區城市群，而且粵港澳三地的監管規則和法律制度各有不同，當然會造成一些互通的障礙，但亦因為這些不同而造就出三地各自獨有的優勢。

代理主席，我相信未來的金融政策能進一步加強香港在大灣區金融發展的角色，並且必然能夠帶動整個灣區經濟進入一個新台階。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議案及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是就"全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議案發言，並對原議案和修正案表示支持。

由此可見，大灣區在整個中國的整體發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香港如何能成為大灣區的獨特優勢呢？香港的所謂獨特優勢，很多人也說是我們的法律及國際金融方面的溝通。兩天前，我跟一位工業家閒談，問他為何要在香港投資100多億元，而且還要是工業。我相信大家也會覺得很奇怪，他竟然會在工業投資這麼多，但他說在香港投資非常自由，而且稅收非常低，亦無需應酬這麼多。

因此，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藉着這方面優勢，爭取更多——包括內地大灣區——的投資資金來港，為香港在"九加二"中取得獨特的優勢。目前，香港與內地的連繫可以說與其他內地城市沒有分別，例如肇慶和廣州的溝通，與香港和廣州的溝通並沒有分別。第一，我們的陸路口岸已非常多，有港珠澳、深圳灣、落馬洲、皇崗、羅湖、文錦渡、香園圍及沙頭角，說得出的口岸也有。剛才也有同事提到，口岸能夠"一地兩檢"，簡化手續，對大灣區的發展及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非常重要。

在創科發展方面，目前香港亦擁有巨大的優勢，就是醫藥和生物的發展。醫藥和生物發展在香港非常重要，在今次的疫情尤為顯著。香港在檢測方面的效率很高，相對於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高，這是由於我們有足夠的科技作為配套或支援，才可以發揮這個優勢。為讓創科的優勢能夠進一步發展，我在此懇請發展局能夠盡快提供土地，為我們建設一些重要的基地。另外，我們亦支持周浩鼎議員提到的吸引人才。人才需要宜居及宜創業的環境，如果沒有這個基礎，我們便無法留住人才。我在此祝願香港，在我們的努力下，可以將這個優勢盡量發揮。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鍾國斌議員的原議案及周浩鼎議員的修正案。隨着《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和選舉制度的完善，香港社會已回復平穩，疫情也大致受控，社會都期望政府聚焦民生，發展經濟，抓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及"十四五"規劃，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循環的"促成者"，令香港在國家的支持下再次騰飛。中央政府全力推動大灣區建設，新界亦由以往的邊陲地帶，搖身一變成為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核心區域，發展潛力不可同日而語。鄉議局一直促請政府高瞻遠矚，從大灣區的發展格局來規劃新界，摒除以往視新界為偏遠地區而用來安置堆填區、大型墳場及工業區等厭惡性設施的舊思維，改為推行有利大灣區發展的項目，釋放更多新界土地的發展潛力，以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在大灣區規劃下，位處深港邊界的沙頭角墟，絕對有潛力成為邊境龍頭市鎮，帶動新界東北的旅遊業，促進本地經濟，長遠更可增加土地供應，提升香港的發展優勢。深圳市政府已決定重整深圳陸路口岸，實行貨運"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布局。沙頭角口岸在完成重建後將會取消貨運功能，改為純旅檢口岸。如今正是解禁沙頭角墟、發展邊境旅遊的黃金機會，政府是時候重新考慮解禁的可行性。如果政府對全面開放有疑慮，我建議可採取先易後難的方式，先行在假日試行禁區開放，待運作暢順後才全面開放。至於口岸發展，特區政府更要急起直追。與羅湖、文錦渡，以及蓮塘/香園圍3個深港陸路口岸相連接的打鼓嶺區，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有助口岸經濟帶發展，但港府卻沿用10多年前的規劃，堅持在打鼓嶺區內興建"超級殯儀城"，連特首也承認，當時的規劃未能預期大灣區會提升至國家經濟規劃的層面。由此可見，政府多年來都未有從大灣區發展戰略的角度來規劃新界邊境口岸用地，現時選址、規劃都不合時宜，更缺乏與大灣區內各城市優勢互補、錯位發展的宏觀思維。政府必須重新審視邊境土地的發展藍圖，撤回在打鼓嶺區內興建"超級殯儀城"，改為有利大灣區發展的項目，以配合口岸經濟帶的發展。放眼將來，新界邊境土地必然是本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重要憑藉，特區政府要全力貫徹國家發展戰略，善加利用邊境口岸地區，為本港抓緊大灣區龐大的發展機遇。代理主席，我申報我家族在北區及打鼓嶺均擁有土地。

代理主席，《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以來，社會秩序逐漸回復正常，政治及營商環境亦回復穩定，現在是一個大好時機，重新凝聚各界力量，振興香港經濟及解決各項民生問題。《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以及加強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深化和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加強內地與香港各領域的交流和合作等。我們期望政府可以帶領社會各界，把握大灣區建設的最佳切入點，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經濟帶來源源不絕的新動力。事實上，大灣區"九加二"城市群的地區生產總值在2020年已達至13億美元，佔全國GDP生產總值大約12%，發展潛力非常驚人。對於香港企業來說，這除了是8,600萬人口的巨大市場，亦是在環球疫情下可以繼續擴展業務的少數地區之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我們要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爭取香港成為大灣區建設的"舵手"。過去數月，大灣區內多個城市都推出政策措施，吸引人才和資金落戶。香港亦不可以守株待兔，應主動出擊。我們建議政府進一步優化"港人港稅"的安排，劃一適用人才類別，以直接免徵方法代替"先繳後補"，透過優惠和便利措施吸引人才來港。我們亦已建議政府向中央爭取透過香港統一發放大灣區外籍人才通行證，吸引外資公司來港設立地區總部，吸引人才和資金落戶。此外，政府亦需要推動大灣區三地的金融合作、協調粵港澳三地市場機制，協助香港企業進軍大灣區以至"一帶一路"市場。因此，政府需要檢視香港在金融監管方面的制度和法例，亦要協調大灣區其他城市做好專業資格互認及產品標準互認，進一步協助業界在大灣區發展並打入區內的市場。工商界亦很希望可以走訪大灣區各個城市，了解不同市場的發展，所以兩地通關是重要的一步。我們建議盡快設立"大灣區商務通道"，只要兩地居民接種兩劑疫苗及完成檢測，便可免隔離在區內自由往來，這安排是雙向的，如果可以成事，兩地經貿往來和旅遊亦能逐步恢復，從而帶動經濟活動。大灣區亦為香港青年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政府在今年1月推出由香港總商會提倡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至今已有超過40家總商會會員公司參與。我們期望政府繼續擴大和優化相關計劃，吸引各行各業為青年人提供大灣區的工作機會。代理主席，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得日益複雜，城市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香港正面臨巨大挑戰。我們期望政府可以提出實際的政策和措施，助力香港工商界打入大灣區市場，發揮香港獨特的優勢。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剛才很多同事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對香港經濟再起飛，甚或對香港整體社會發展，均有很大幫助。若是如此，其實面對一個這麼好的機遇，香港應該有很多年青人關注大灣區的發展，甚至希望前往內地大灣區創業。但是，我留意到，最近有一項調查指出，並非很多香港市民想到大灣區發展。

因此，調查建議政府多作詳細研究和多向市民提供中立及科學的數據，以便市民了解更多大灣區的工作及定居資訊。回看過去兩年，香港社會有很多不盡不實和特別旨在抹黑中國內地的假資訊，這些資訊會影響香港市民前往內地或大灣區發展的信心，所以政府有必要多做正式的資訊發放，而不應只請明星唱歌或拍攝廣告"唱好"大灣區，這是絕對不夠的。反而，政府要多告訴市民在大灣區置業、租屋、求職、醫療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資訊，市民了解後自然有信心，特別是香港年青人對於內地的發展其實並無深刻認識。因此，如果政府能夠多向他們提供正確資訊，他們便有機會重新考慮是否前往內地或灣區發展。我知道政府在架構上好像設有大灣區辦事處，亦設有網站介紹大灣區發展的資訊，但這些工作似乎比較單向，因為只是在網站上發放資料文件。如有市民想要查詢在大灣區發展或置業的事宜，該網站能否回答他們呢？

代理主席，我之前曾與一些人士討論，香港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建設中可以扮演甚麼角色或發揮甚麼作用。很多人會問，香港對比其周邊城市有何優勢？

由此可見，香港在面向世界方面並無問題。然而，在背靠祖國方面，香港必須加倍努力。香港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均從事專業服務，但在專業服務的領域上，不同地方其實有不同的認證或要求。因此，香港的專業行業能否簡單地與內地銜接，會是能否吸引香港畢業生到內地發展的一項重要元素。香港畢竟是一個小市場，無法與灣區和整個國家的市場相比。既然內地已經形成"雙循環"格局，香港亦要在"雙循環"格局中佔一個角色，所以我們要將全世界的資金和人才帶領到大灣區。正如原議案所說，我們要看得更遠，我們有責任將大灣區介紹給全世界。

代理主席，十分多謝鍾國斌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討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問題。大灣區發展是香港的未來。過去受政治影響，社會根本沒有機會討論大灣區的問題。市民不了解大灣區對香港多麼重要，也不知道香港經濟能夠保持繁榮穩定是全因有國家支持。今天香港已經撥亂反正，希望社會有更多機會探討大灣區的發展，讓社會大眾可以知道更多真實情況。今天多位議員提出不少有用建議，大部分我也是同意的。我想集中討論一兩個問題。原議案中提出，要求政府向相關行業持份者進行諮詢，以準確地了解各行業的需求，從而為有關行業的發展制訂政策。我認為這項建議非常好，政府也要認真考慮。事實上，在現今經濟領域中，政府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更主動地推動經濟發展。至於發展的具體細節，由於行業持份者是最了解市場的人，所以諮詢行業持份者是政府制訂政策前必須做的工作。當然，我知道政府一向有諮詢行業持份者，但問題是官員究竟把諮詢工作當成門面工夫，還是真心重視諮詢結果，會盡量採用呢？事實上，各部門一向有進行諮詢工作，但由研究到拍板也是由官員閉門進行，外界不能過問，決定後亦通常不能更改。那是過去的做法，但在現時瞬息萬變的資訊世界中早已過時，一定要改。就以保險業為例，業界正等候有關成立大灣區售後服務中心的具體方案，而政府現在正跟內地部門討論細節，業界十分擔心具體結果會跟市場脫節；還好政府肯聽意見，由香港保險業聯會代表業界，就具體細節提供意見，確保最終的決定切實可行。我想進一步談談保險業界對大灣區的期望。除了售後服務中心，業界亦一直爭取在內地銷售保險產品。財庫局數月前回應我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提問時帶來正面的信息，表示隨着"跨境理財通"在將來正式啟動，政府會參考相關經驗，跟內地探討跨境銷售香港保險產品的問題，即我們所謂的"保險通"。這個問題會涉及更多複雜的法律監管和資金問題，可能"有排煩"並"有排傾"，但總算是一個好開始。"保險通"可以用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業界可以先提供一些非儲蓄性的保險產品作跨境銷售，例如醫保、意外保等，待運作成熟後才推出具儲蓄成分的產品。其實，推行"保險通"亦會令大灣區的市民得益，因為既可有更多更靈活的保險產品供他們選擇，也可以滿足他們的理財需要。此外，業界可以將在內地收到的保費留在內地投資，所以沒有需要擔心資金外流。保險業界希望可以盡快去做，因為這項建議對業界至為重要。大灣區是未來業界發展的重要市場。

代理主席，《十四五規劃綱要》設有專章，提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發展，特別是提升香港在不同經濟領域的競爭優勢和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縱然國家給予我們一個清晰的方向，但在眾多內容上，說到底，人才是最重要的一環。要有相關專才，才能帶動香港發展我們的優勢和潛質。此外，在配合內地發展的同時，香港也應提升自身的實力和競爭力，才能真正做到互惠共贏。香港要保持發展優勢，必須有足夠的人才資源，尤其是為配合現時的新經濟發展，對科技人才更為渴求。故此，我早在2018年關注到吸納科研人才的重要性，在立法會提出關於吸引海內外科技專才來港發展的質詢。

雖然有解釋指過去兩年，香港社會紛亂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外地人才來港，但是否存在其他原因呢？政府當局是否應該認真了解和處理？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在去年下旬發表《世界人才排名報告》，本港在"吸引和留住人才"維持在第十八位，但在11個細項指標中的"生活費用指數"，則跌至63個受評國家或地區中的第六十位，反映居住成本高昂是影響香港吸引力和挽留人才的重要因素。

當局應關注以上問題，不時檢討並完善各項輸入專才計劃的不足之處，以期增加對專才的吸引力，特別是現在"黑暴"過後和疫情受控，香港政局正在撥亂反正，相信有助不同人才前來香港發展。事實上，吸納世界各地人才與本地人才交流，才能促進香港的科技發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鍾國斌議員的原議案和周浩鼎議員的修正案。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一個為香港未來可持續發展、繼續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國策。代理主席，我經常認為，要好好把握這個機遇，必須首先做好融合這一關，所以，我會就硬件和軟件上的3個融合發言，促請特區政府考慮。第一，要做好基建的融合。我相信大家知道，香港現有的基建很能夠連接和對接大灣區不同的安排，包括港珠澳大橋和高鐵，一待通關，這些基建便可成為更快、更方便連接大灣區的重要優勢。此外，除了已經開通的基建外，未來還有"一地兩檢"的皇崗超級口岸，而且蓮塘口岸亦已準備就緒，加強融合是指日可待。不過，我認為特區政府應就這個先機再站高一點、望遠一點，做好未來規劃。

相信香港人一定有明智的抉擇。

雖然這個討論曾經一度擱置，但我認為說到要掌握"大灣區雙循環"的機遇時，是否可以重新提出這項議題再作討論呢？代理主席，第二個融合是關於跨境金融和電子支付。當基建做好，第二步便是融合兩地在大灣區的跨境快速支付系統，現在用電子支付很快，從這次消費券計劃亦可看到很多市民開始習慣使用電子支付，但特區政府有否進一步想過如何可讓香港人在國內更便利使用電子支付？例如怎樣將香港的"轉數快"與內地的快速支付直接對接呢？如果成事，我相信必定能夠大大便利跨境資金的流動，亦方便香港人到內地工作、生活和消費。所以，民建聯一直爭取特區政府向內地建議以大灣區作為試點，將香港"轉數快"與內地的網上實時轉帳支付系統對接，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便能更加便利市民。代理主席，我想說，能否做得到，是要視乎特區政府有沒有決心、有沒有政治意志，這個時候正好讓它表現魄力和意志。代理主席，我想說的第三個融合就是做好人心回歸、民心團結。大家很多時看到，香港其實有硬件，但從軟件的角度來看，做不好所謂民心融合，便很難讓市民掌握大灣區的機遇，故此認識國家發展，講好中國故事甚為重要。過往議會有"攬炒派"，令這個問題一直無法充分討論，現在議會已回復正軌，我相信良性的融合有助推動市民更了解國家的發展，我們建議政府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制訂一些長遠的政策，推動民間參與，並將之成為指標，在國家經濟、發展、環保、社會和生態等方面做好研究，讓大家更了解我們的國家。代理主席，另外一點，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有條件爭取在香港播放更多中央頻道，是否有條件做到呢？這能讓香港人更了解國家的發展。代理主席，對於如何把握大灣區機遇、可以做些甚麼、如何抓緊機遇，是香港人應該思考的，但我認為特區政府亦應作有為的促進者，讓雙方達成協同效應。如果能夠把握這個機遇，聚焦大灣區發展，香港必定會有所作為，亦可發揮獨特的優勢，除了可鞏固傳統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等優勢外，更可找到大灣區的商機和機遇。代理主席，我支持今天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鍾國斌議員今天提出原議案及周浩鼎議員提出修正案，兩項我也會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這個百年一遇的機會對於每個香港市民也非常重要，尤其是現時以美國為首的經常挑釁國家，以及在世界博弈的情況下，將來國際貿易的變數會越來越大。很多商家朋友經常表示，如果將來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限制，不知道出口或買貨會怎樣，令人感到很憂慮。

單是人口來說，曾局長於7月7日提過該處有8,600萬人口，對香港市民及商界來說是很大的機遇。至於大灣區本身的配套及製造等，單是東莞廠房的位置，其實生產鏈及供應鏈已經十分完善。如果香港市民能夠好好把握今次大灣區的發展，融入國家，我相信我們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當然，在初期進入大灣區時，有關法制、我們的位置及各行各業在當中如何發揮，現時很多朋友仍在思考及探索，希望政府可以在今次的討論得到更多不同議員的意見。我是批發及零售界的代表，我的朋友對於大灣區的期望很大。

正如我的黨魁鍾國斌議員剛才提過，香港在國際眼中擔當很重要的位置，因為我們沿用普通法，與國際接軌，但國內的法則未必一樣。如何發揮很好的功效，我相信是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位置。我今天早上到會展出席一個剛成立的協會的活動，"百里"局長也有出席，是關於現時很流行的帶貨直銷，這個市場其實很大。雖然近來電子消費券推出後，香港的市面好像興旺了一點，但批發及零售界經過這一年多兩年的疫情或社會"黑暴"事件，已經五勞七傷。

我是想告訴大家，香港產品有獨特的優勢，因為我們有信譽，是正版正貨，所以這些優勢要繼續保留。至於人才方面，我們聽到一些外國的朋友說很希望將來可以繼續參與大灣區的投資。但是，香港應怎樣培養更多人才，讓外國的朋友有信心繼續在國內聘用香港人，甚至國內其他省市會否也有些精英到大灣區，讓其他國外的朋友知道香港的人才可以在國內作為橋樑，幫助他們走進去，帶資金到國內，發展得更好？

代理主席，論面積和人口，粵港澳大灣區都較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為高，其發展潛力無可置疑。今屆立法會會期已先後有兩位議員動議有關大灣區的議案，議員亦相繼就如何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提出了不少意見，但政府在推動政策方面的步伐，與鄰近城市相比，真的是略嫌落後。2017年7月1日，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簽訂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中強調三地要優勢互補，以達互利共贏。自簽訂協議以來，深圳及廣州均各自抓緊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積極發展。深圳為構建深圳成為灣區的交通樞紐，在空運方面，大力拓展國際航線，並展開三跑道建設，以及研究深圳第二機場；至於陸路方面，除落實"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格局外，還開展跨珠江通道的規劃研究。廣州亦已透過不斷提升基礎配套及優化營商環境，成功在2021《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中的排名大幅躍升，由最初的第二十五位升至第十三位，但香港在該份報告的排名已從2019年的第二位跌至第四位。既然香港作為灣區的中心城市之一，肩負引領灣區建設的重任，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必須更為進取。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國家明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香港航運物流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特區政府於上一個立法年度已先後落實向船舶租賃及海事保險業提供稅務優惠，但為進一步發展海事高端服務產業群，再加大力度，為特定的航運服務提供者，提供一套新的稅務優惠計劃，以吸引更多海事企業落戶香港，自由黨對此表示歡迎及支持。

為加強推動和協調大灣區建設的工作，政府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但要參與大灣區的發展，涉及很多不同的行業，單就航運物流方面，我提出的建議只是一小部分，如果欠缺充分溝通，相信辦公室亦難以掌握各行各業所需，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如議案所提議，向相關行業持份者進行諮詢，並為有關行業的發展制訂短、中、長期政策和路線圖，促使香港能夠在大灣區的整體發展發揮最大的優勢。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鍾國斌議員提出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擔當的角色。

此外，我認為香港可以結合大灣區各城市的優勢，加強各方在文化及體育活動的合作，發揮聯動效應，使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盛事中心，有利於我們稍後將會辯論的體育產業化的發展。我十分贊成周浩鼎議員的修正案，提出採取措施吸引內地及海外人才，讓他們為香港及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長遠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不論是人才或資源上，香港與大灣區城市都需要加快融合，更好地推動產業優勢互補。

香港取得歷史佳績，除了有賴運動員自身努力和背後團隊的配合外，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很多運動員在內地進行集訓得到有效成果。其實，本地運動員與國家隊合作已久，香港可加強更多項目上的交流訓練，與大灣區各城市的相關部門協調，讓更多精英運動員，甚至大專運動員都有機會到內地受訓。代理主席，國家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在大灣區聯合打造國際性、區域性品牌賽事和體育盛事。我認為，政府可成立大灣區體育發展辦公室，專責統籌與大灣區及各城市合作舉辦體育活動的相關事宜，亦可與大灣區城市成立聯盟或聯席會議，共同籌劃及推動整個大灣區體育合作，舉辦國際賽事、巡迴賽，甚至大灣區聯賽。

這些交流機會絕對有助我們推動大灣區的整體發展，甚至我們經常提到，可否在港珠澳大橋上進行馬拉松呢？這些活動也可以加強與大灣區的運動合作及兩地的運動發展和交流。代理主席，其實這並不是空談，我早兩星期曾經前往啟德體育園的工地，它將於2023年落成，屆時我們將擁有一個可容納5萬人的世界級場館，絕對有條件舉辦更多國際賽事，可以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舉辦更多大型綜合運動會。正如我早已提倡，2025年的全國運動會，可否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呢？單單香港未必可以舉辦大型的全運會，但我們與大灣區數個城市一起合作，我們做一些，它們又做一些，那麼可否一起舉辦，吸引整體8,600萬人來港觀賽，帶動體育旅遊消費呢？話說回頭，啟德體育園的場地那麼大，沒理由單單是香港人去觀賽的，我們當然希望大灣區的朋友都可以到來。接下來，與文化相關的M+或故宮文化博物館也是一樣，我們亦希望吸引到更多人參觀。代理主席，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發表了《體育強國建設綱要》，明確提出"推動體育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戰略目標，在過去5年間，其實我們體育產業的總規模是接近3萬億元，年增長額為11,000多億元，可見體育大有發展空間。所以，我今天亦藉此機會，就鍾國斌議員的議案發言，談論我們希望把體育項目納入大灣區發展。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鍾國斌議員提出的議案及周浩鼎議員的修正案。內地近年的城市發展和基礎建設，無論在規模、數量和速度方面，香港都比不上。但是，若論與建築相關的專業服務，尤其是在管理的質量和水平、問責制度等，香港仍然具有優勢，所以政府應該協助推廣，增加香港業界在大灣區的發揮和機遇。作為深港合作的先行先試區，深圳前海早在2013年已經試行"香港工程建設管理"模式，亦即是"專業人士責任制"。剛於今年3月通過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擴大內地與港澳的專業資格互認範圍，深入推動重點領域的規則銜接和機制的對接。

主席，今天我發言支持相關議案，即"全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今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十四五"規劃，鞏固我們4個傳統中心地位，並提升我們的4個新產業，包括國際航空、國際創新科技、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以及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正是我今天想要集中討論的課題。

談到我們的電影，自然想起很多經典的對白、經典的角色，包括電影《食神》。主席，今天我想跟你談談"爆漿瀨尿牛丸"。何謂"爆漿瀨尿牛丸"？它與中外文化藝術交流有何關係？它象徵兩種本已很好的東西互相結合，變得更加精彩、更加昇華。如何能令香港的創意文化產業昇華？

主席，多謝周浩鼎議員就我的議案作出修訂，他最主要是提及匯聚海外和國內的人才在大灣區。不過，他只是集中於科技人才，但中央給予香港的定位卻不只是科技人才，亦包括金融、航運、貿易、文化等方面，我們也需要這些人才。如何吸引海外及國內的人才匯聚大灣區呢？剛才有議員提到，香港有很多年青人或人才仍未了解大灣區的情況，這方面要多做工夫，吸引他們到大灣區發展。港商方面，一直以來也有很多香港企業在內地開設分公司或子公司，亦已有很多香港市民在內地發展和工作。然而，始終由香港700萬人口的市場擴闊至7,000萬人口的市場，甚或由那裏輻射至中國其他省市或經香港輻射至世界各地，我們所需要的人才是龐大的，單靠香港本身的人才未必足夠。因此，如何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來港，以及如何吸引中國內地不同地方的人才到大灣區甚至香港，這些政策必須由特區政府與中央商討並爭取。很多港商甚或外資也認為進入大灣區發展是好的，但擔心單靠香港人才是不足夠的。如要更了解當地文化、當地處理商業的工作思維，最理想當然是用內地人才。

老實說，現在中國不同省市的發展也很發達，亦有很多機遇，為何他們要到大灣區呢？當然，大灣區有其獨特性，便是會有不同的外資，或是在"雙循環"的情況下走出去世界各地。

這便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最大優勢。因此，多謝周浩鼎議員填補了我的議案中匯聚國內及海外人才的缺口，我十分支持及多謝周浩鼎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浩鼎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鍾國斌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周浩鼎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鄭泳舜議員動議的"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議案。馬逢國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鄭泳舜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馬逢國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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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議案。主席，中國香港代表團在今屆東京奧運會取得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性佳績，全城振奮。在這次港隊成績背後，是運動員、教練團隊、總會、香港體育學院和港協暨奧委會花了很多努力得出的成果，當中亦包括政府過去多年投放的資源。

我今天提出議員議案，是希望藉着奧運熱潮，除了為體育界打氣外，亦討論如何可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制訂短、中、長期和未來10年的體育政策、藍圖、目標和成果。在奧運過後，不少體育界人士及運動員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見，而我亦在8月7日發表一份題為"制定2030+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的倡議書，當中羅列51項建議，並已交到特首和局長手上。

因此，不論他們的成績如何，我都會為香港運動員感到驕傲。

特首較早前宣布5項體育發展措施，民建聯對此表示歡迎，亦認為特首馬上回應了業界多項要求。

我認為絕對有探討的空間，所以希望今天可集思廣益。我綜合了七大倡議：第一，正如剛才所說，我們希望制訂10年的體育政策和發展藍圖，訂立短、中、長期的政策目標，這樣大家才知道何去何從。第二，促進運動員培訓專業化。第三，加快推動普及化、精英化及盛事化。第四，將產業化訂為新的體育政策目標。第五，爭取香港申辦亞洲青年運動會、全國運動會及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等，並可與粵港澳大灣區聯合舉辦全運會。第六，加強對現役和退役運動員的升學及就業發展支援。第七，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主席，我想先談談培訓專業化，其實特首已迅速作出回應，交代如何好好發展運動科學、運動醫學和運動管理，這些都是好事，不過，可否同時檢視運動員的待遇呢？

當然，我們也明白，政府其實在過去10年已提供很多不同資助，但既然坊間有聲音，局長可否回去檢視呢？譬如以較公開和全面的方法檢視薪酬架構，又或成立小組進行檢視，希望政府會考慮。不過，單靠政府資助當然並不足夠，故此引申我想說的第二點，即退役運動員的發展支援。其實過去有不少計劃幫助退役運動員在其他地方發展，不過，我個人認為，如果要將體育事業產業化，並希望更多運動傳承下去，那麼如何令運動員在退役後有更多發展空間，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當中包括如何促使更多商業機構支援他們，我認為這點亦可以做。第三，隨着啟德體育園於2023年落成，我期望香港可以申辦更多國際大型運動會。除了研究申辦大型運動會外，我知道局長曾經研究在白石興建大型體育場地設施，該處其實應該都有發展空間，特別是作為新興運動的培訓場地。另一方面，除了白石和啟德體育園外，我亦希望局長回去考慮，當局曾在2017年提出《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以期開展26個項目，改善運動設施，但現在已過了一段時間，當局可否推出《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2.0版》，再開展二三十個項目，加快工作，增加我們的社區設施和運動設施。

第四，關於普及化和全民運動。我知道局長之前曾說過希望可以調查市民的運動習慣和社區體質，這些工作可否恆常進行呢？政府應訂立一些目標，在發現小朋友只記掛"打手機"，不愛做運動後，政府可做甚麼，令他們更主動地參與更多運動呢？

主席，總括而言，香港的體育發展真的還有很多進步空間，我很希望政府可以更積極回應。下星期二是殘奧開幕的日子，殘奧運動員其實亦十分需要我們的支援，希望大家可在8月24日支持我們的殘奧運動員。

最後，我想談及產業化的安排。

不過，近年體育比賽面對很大的困難，就是在疫情下，不能開放比賽，其實這不太理想。

多項賽事即將舉行，包括全運會、亞運會，以及很快又再舉行的奧運會，其實現在是時候好好作出長遠規劃，讓不論運動業界、運動員以至各界都可以有一個目標，共同朝着10年的體育發展方向邁進。我希望藉今天的機會集思廣益，聽取各位同事對體育政策的意見，我亦會細心聆聽，希望大家支持。

主席，首先感謝鄭泳舜議員今日提出"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的議案。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取得驕人的成績，極大地鼓舞了體育界，也令香港人倍感自豪。上星期特首林鄭月娥公布了9億9,000萬元撥款支持本地體育發展，並提出加入產業化、專業化的政策目標，特別是將產業化納入體育政策，與我一直倡議的目標高度一致，有助香港體育發展更上一層樓。2014年，我在本會曾提出"評估'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政策的成效，制訂長遠體育政策"的議案辯論，並敦促特區政府推動體育產業化。今次在奧運會取得佳績，除了政府購入轉播權免費給予電視台播放，促成社會高度關注和給予運動員強大支持，發揮了特殊作用之外，亦反映體育政策精英化的成效。"三化政策"推出至今20年，政府要更進一步實現產業化和專業化的目標，便必須制訂未來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鑒於我完全支持原議案的內容，我只想在此集中討論我的修正案，要求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早於2012年，特區政府曾提出設立文化局，我認為文化局比較單一，故此提出參考內地及國際經驗，成立文體旅遊局。文化發展可以提升人文質素，體育則可以提升市民的健康和體質，而豐富的文化和體育盛事將可以帶動旅客消費，部分也能轉化為發展文化、體育的資源。過去，香港舉辦了很多體育盛事，例如七人欖球賽、馬拉松、電動方程式賽車等，把運動與旅遊結合。香港兩項重要的文體設施將會相繼落成，加上原有的設施，如果能夠發揮協同效應，將有助提升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形象。事實上，每屆奧林匹克委員會的籌備，都有奧林匹克藝術委員會的設立，以組織一系列配合的藝術活動，吸引遊客，並提升當地城市形象，尤其是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充分發揮了文化藝術和體育的融合，提升了城市的魅力。文化、體育、旅遊3項政策範圍，部分內容互相重疊但又不互相排斥，如果經過統籌發展，將更能夠產生協同的互補效應。此外，體育運動發展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不能夠單靠政府資源，也要吸引民間和商界參與，故此產業化是可行的出路。2019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的本地生產總值是590億元，佔2.1% GDP。如果加上文創及旅遊業，更達到11%，是絕對不容小看的規模。我相信在文體旅遊局成立之後，政府可以更積極研究透過稅務優惠，吸引商界投入文化體育事業，完善產業鏈的運作，帶動對各項體育行業的需求，製造更多就業和發展機會，同時發揮邊際效應，促進相關行業發展。例如今次免費轉播，就提供了不少體育節目主持、評述員等工作崗位，如果加上完善的配套，既可以提升運動員的社會和專業地位，更能協助運動員做好生涯規劃，同時鼓勵更多有潛質的青年人投身全職運動員和體育產業的行列。東京奧運會香港代表團的驕人成績，除了歸功於運動員和教練團隊的持續努力和付出，更突顯了特區政府在推動體育發展上必須要長期投入。正如特首強調，政府推動體育"肯定不是3分鐘熱度"，但政策的推行仍有檢討和改善空間。展望未來，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深化普及化、精英化及盛事化的政策目標、推動體育產業化、更積極爭取申辦國內及外地體育盛事，以至支援現役和退役運動員，由文體旅遊局統籌整體的體育文化及旅遊政策，在相輔相成之下，是可以把香港發展成為活力城市、魅力和盛事之都。

主席，我感謝鄭泳舜議員今日就"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提出議案。一連17日的東京奧運已在8月8日閉幕。香港運動員表現超卓，取得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佳績，亦在多個項目晉身八強。中國香港代表團全體46位運動員在每場比賽中全力以赴，令全港市民振奮。東京奧運完結後，中國香港代表團將派出24位運動員參與即將於8月24日至9月5日舉行的東京殘奧，出戰8個運動項目。早前，政府考慮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史無前例的影響，破例斥資購入東京奧運和殘奧在香港的播映權，讓香港市民可以為香港運動員打氣。希望全港市民會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出戰東京殘奧。香港運動員在世界最高水平的奧運獲得歷史佳績，來之不易。除了運動員多年來艱苦鍛鍊之外，亦有賴他們背後的教練、支援團隊和各體育總會的悉心栽培，以及香港體育學院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多年來的努力。政府一直支持香港體育發展，致力推動體育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自2017年至今，政府已撥出超過600億元的新資源，推動體育發展。政府在支持體育發展方面的經常性開支亦不斷增加，2021-2022年度的預算開支為65億7,000萬元，較4年之前、2017-2018年度的49億4,000萬元，增加了約33%。在體育精英化方面，政府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的精英體育發展。體院是香港的精英體育培訓中心。我們一直透過現時超過100億元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為體院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體院為精英運動員和體育項目提供全面支援服務，包括內地與海外交流及比賽、運動科學及醫學、體適能、住宿、膳食、教育與事業雙軌發展，以及意外、旅遊、人壽及醫療保險。在2021-2022年度，我們由基金向體院的年度撥款為7億3,700萬元，較4年之前、2017-2018年度增加了約42%。在長期及全面的支援服務下，香港運動員的表現近年持續提升，在不同項目均有傑出成績。現時體院有20個A級體育項目和6個A級殘疾人體育項目，並為約1,300名運動員提供支援，當中約500名是全職運動員。我們重視精英運動員的全人發展。體院一直為現役運動員提供教育支援，包括教育諮詢、學術輔導、補習支援和教育資助。體院已與12間本地大專院校簽訂合作備忘錄，為就讀大學的全職運動員提供更具彈性的學習安排，包括延長修讀年期。體院亦已與29間本地中學合作，為學生運動員提供高度彈性的中學課程，其中4間中學更透過夥伴學校計劃為全職學生運動員提供整合而靈活的中學課程。現時體院有約170名現役運動員在大專院校就讀，另有超過200名現役運動員已完成專上課程。我們在2019-2020年度向香港運動員基金注資2億5,000萬元，落實增加獎學金支援運動員雙軌發展，包括進一步支援運動員修讀學士學位以上的課程，以吸引運動精英和培育更多知識型運動員，並增加全職運動員退役時可獲得的現金獎勵至最高約98萬元。現時已有88名運動員受惠於注資香港運動員基金後優化支援措施。我們又自2016年推出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資助合資格的學校和體育總會聘用退役運動員，讓他們於退出訓練和比賽後可開展更長遠的事業，同時發掘和培育具潛質的體育人才。現時有超過70名退役運動員參與計劃。港協暨奧委會亦運用政府的撥款，透過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支援退役運動員，為他們提供諮詢服務、獎學金、職業訓練、語文課程和就業安排。行政長官於上星期公布多項進一步支持精英體育的措施。我們將加快興建體院的新設施大樓，於本屆立法會休會前向財務委員會申請約9億9,000萬元撥款推進相關主體工程，爭取於2024年啟用新設施大樓。新設施大樓淨作業面積約9,000平方米，將提供兩個多用途訓練場地、體能科學訓練中心，以及多個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設施。我們會於下星期就計劃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政府亦將與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設立總額3億元的基金，用於運動科研、運動醫學和添置器材，以加強精英運動員和殘疾運動員的能力和競爭力，備戰未來大型賽事。在支援精英運動員就學方面，政府會聯絡八大院校，要求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更具彈性的學習安排。我很高興知悉部分大專院校已經響應政府呼籲，包括宣布推行支援全職運動員的入學計劃，以體育成就作為首要入學遴選條件，可選讀多個學院的學士學位課程。在體育普及化方面，除了我剛才提及各項有關體育精英化的措施，政府未來亦會繼續推動體育普及化，鼓勵市民建立恆常參與體育活動的習慣，以提升市民整體體質及生活質素。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教育局與及衞生署，聯同相關的體育總會、康體組織和社區團體，一直以來在社會各層面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及全港性的大型體育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全民運動日等，供不同階層、年齡、能力和興趣的市民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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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樂頻道"自推出以來反應良好，其中"運動教室101"系列以運動示範短片方式介紹不同類型體育項目的基礎知識，包括由精英運動員親身介紹各種體育運動的比賽規例和特點，讓市民可安坐家中接觸各式康體活動，增加對各體育項目的認識和提高興趣。截至2021年6月底，"寓樂頻道"上載了500多條影片，總瀏覽次數接近1,100萬。政府由2020-2021年度起大幅增加對體育團體的資助，包括港協暨奧委會和60個受資助體育總會。總資助額由2019-2020年度每年約3億元逐步增加至2023-2024年度超過5億元，目的是要加強推動體育普及發展、青少年培訓、社區參與、各級代表隊的訓練和海外交流與比賽，並提升體育總會的機構管治。體育總會亦可利用增撥的資源改善人手和員工待遇。港協暨奧委會也會運用增撥的資源優化及加強運動禁藥管制計劃、增加青年運動員出外訓練和交流的計劃等。

港協暨奧委會已成立專責小組負責檢討工作，當中主要包括制訂一套管治守則，以及審視各體育總會的章程細則、董事局的組成及選舉機制、財政報告及審計機制、運動員遴選及上訴機制等。港協暨奧委會亦會以身作則，檢視其運作和內部監管機制，並作出適當的改善措施。康文署又會推行新興體育活動資助先導計劃，支持新興體育活動的發展，並制訂一套有別於現時體育資助計劃的新撥款模式，資助本地體育機構，推廣新興體育活動，從而提供更多機會和選擇，鼓勵市民多參與體育運動。要做好體育普及化的工作，我們必須鼓勵我們的學生參與體育運動。康文署、港協暨奧委會、體育總會、體院及其他慈善團體為學生提供在課堂外接觸各種體育活動的機會。康文署統籌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在配合學校的日常運作下進行，為學生提供由淺入深的體育訓練，舉辦體育相關講座、展覽及入門課程等，到安排教練到學校協助成立校隊及進行體育訓練，學生可在計劃下按照各自的體適能程度選擇合適的體育活動。計劃多年來覆蓋大部分中、小學及特殊學校，過去3年共在校園舉辦了超過15,000項體育活動，受惠人次達140萬。我們亦樂見其他體育團體及慈善團體進入校園，與學校合作，並歡迎相關團體繼續為學生帶來嶄新的運動體驗。政府鼓勵學校更重視體育發展。正如行政長官在上星期公布，民政局會與教育局檢視如何透過學校課程和課外活動，幫助學生從小打好運動的基礎，以及增加他們參與不同運動項目和比賽的機會，既支持運動普及發展，亦為香港未來栽培更多精英運動員。政府亦會加大力度支持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發掘更多精英運動員的接班人。健康生活有效提高市民的體質，而良好的體質則有助市民提升生活質素。為了掌握市民的最新體質狀況及運動習慣，繼2005年及2011年進行全港性的社區體質測試計劃後，我們已於上個月再次展開新一輪"全港社區體質調查"。透過定期標準化的體適能測試，建立一個系統性的市民體質數據資料庫，可以更有效協助政府了解市民的體質狀況，從而訂定最合適、最有效的體育普及化政策。調查分為多個部分，包括基本個人體質資料、生活習慣，運動模式及實體體能測試。調查工作已經全面展開，預計明年年初完成。

財政司司長在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撥款5億元推行全新的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每項活動的配對撥款上限增加至1,000萬元。2019年下半年受社會情況影響，有5項"M"品牌活動取消或延期；然而，仍有4項"M"品牌活動在體育總會採取額外相應措施後如期順利舉行。

我們預計將陸續有更多國際體育賽事在"安全氣泡"的防疫措施下在香港舉行。政府會繼續與港協暨奧委會及各體育總會保持緊密溝通，如相關機構有意申辦大型體育賽事或綜合性運動會時，我們會研究其可行性，並提供適切的協助。在體育設施方面，政府近年投放額外資源興建及改善體育設施。啟德體育園是政府近數十年在體育基建方面最重要的投資，落成後將提供現代化和多用途的體育和休憩設施，可舉辦更多國際級的體育盛事，支援體育全面發展，提升香港的體育文化和運動風氣。啟德體育園佔地約28公頃，當中主要體育設施包括：設有5萬座位和備有可開合上蓋的主場館，可用作舉辦大型體育賽事，如國際足球和欖球賽事等；可容納1萬名觀眾的室內體育館，適合舉辦多樣室內體育賽事；以及設有5,000座位的公眾運動場，適合舉辦田徑活動、本地足球和欖球賽事。體育園內亦有大幅的休憩用地，以及零售和餐飲設施。啟德體育園工程已於2019年展開，現正進行項目的詳細設計及上蓋結構工程。根據現時工程進度，體育園預計在2023年下半年竣工。政府正主力推展於2017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五年計劃預留200億元展開26個項目，以增加和改善康體設施。在26個項目中，20個已獲立法會批准撥款。五年計劃亦為15個體育及康樂設施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我們會檢視研究的結果，考慮未來的工程計劃。在興建新體育設施的同時，我們亦須善用和提升現有設施。因此，2021-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預留3億1,800萬元，推行提升足球場設施五年計劃，涉及超過70個場地，提供更多符合國際足協標準的足球場，以促進香港足球發展。在專業化及產業化發展方面，經過多年來的發展，香港的體育產業已漸見規模。

民政局會與商界和體育界共同探討香港體育產業的發展及相關人力需求，稍後會向行政長官提交相關報告。

民政局同時負責青年發展和地區行政事務，均能夠與體育發展的工作產生積極協同效應，讓體育可以更有效地走進社區，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運動，有利體育的普及發展；而參與運動在鍛鍊身體之餘，亦有助青年人培養良好品格和團隊精神。

代理主席，政府一向非常重視體育發展，並會繼續推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及盛事化，以及研究香港體育產業的發展及相關人力需求，從而協助體育相關專業化及產業化的發展。

代理主席，我支持鄭泳舜議員關於"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的議案，以及馬逢國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中國香港代表團在2020年東京奧運獲得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佳績，令全港市民引以為傲，同時亦掀起全港的體育熱潮。市民除了留意到香港運動員自身付出的努力，亦開始關注政府在政策、設施及資源方面，如何支持香港體育發展，以取得更多成效。為了鼓勵本港的體育產業發展，特首早前公布了5項措施發展體育，包括加快興建香港體育學院新大樓計劃，並爭取在今屆立法會會期申請撥款，以便趕及在2024年巴黎奧運前啟用，同時擴展劍擊館、擴充體能科學訓練中心及運動醫學中心，以及為運動員提供額外的訓練、休息及住宿設施等。這些措施的確令到大家都覺得，政府是很有心發展體育。但是，政府一方面發展這方面的體育設施，另一方面其實亦在削減一些體育場地，例如政府早前宣布將部分高爾夫球場發展房屋。其實，粉嶺高爾夫球場是亞洲最古老的場地，亦是本港可以舉辦國際賽事的場地，吸引不少國際球星、遊客、球迷來香港，對香港國際聲譽有積極的影響力，對高爾夫球的發展亦有很大幫助。另一方面，粉嶺高爾夫球場亦是本地高爾夫球運動員的訓練場所，以及提供教學設施的地點。今屆奧運代表陳芷澄就曾經提出，由於粉嶺高爾夫球場合乎國際標準，對於港隊出戰海外國際賽事極其重要。如果粉嶺球場關閉，將會大大阻礙本地高爾夫球運動的發展。我們想想，如果今屆奧運代表陳芷澄在高爾夫球比賽中獲得冠軍，政府將會如何處理高爾夫球場呢？

政府現時大力發展體育，但高爾夫球場一事卻似乎與全力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政策自相矛盾。當然，我要強調，房屋在香港很重要，香港需要整體規劃的土地政策及體育政策。我之前曾在一項有關新界北的議案中提出，政府在新界北額外多了5,000多公頃土地可以進行研究及發展，該處可以容納多100萬人、興建超過15萬個單位及創造超過65萬個職位。這些土地可以因政府簡化程序而很快發展起來。事實上，我很熟悉粉嶺高爾夫球場附近的地方，那裏的交通壓力頗大，亦有很多古樹及古墓，所以基於交通及保育考慮，政府亦提出要作出深入研究。既然政府現時正在研究是否適合發展，我在這裏建議政府藉此機會進行整全的規劃，研究是否可以在發展運動及發展房屋兩方面達致雙贏。事實上，新界北有很大的土地發展潛力，我們可以用整體的方式規劃，而不是像現時般零碎地發展。整體規劃對整個香港都有幫助、有好處。總括而言，我們香港的精英運動員做得很好，希望政府繼續加大力度發展，令體育事業可以精英化、普及化及盛事化。代理主席，我支持鄭泳舜議員關於"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的議案。

代理主席，中國香港隊在今年東京奧運會大豐收，取得—金、二銀、三銅，是歷來最好的成績。這成績其實匯聚了不少人的心血：運動員自身的不懈努力、教練的勞心勞力，以及特區政府投放的大量資源等。在今次奧運會，每當香港運動員出場，上至特首下至普羅市民，不論是在辦公室或商場，均不分階層和政治理念齊心打氣，正如"飛魚"何詩蓓所說："今次很多人都在看比賽，彷彿令大家團結起來，變得更有力量"。感謝鄭泳舜議員適時提出這項議案，敦促政府要關注體育政策和發展。我會支持原議案及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特區政府在2002年提出，體育發展的"三化"目標就是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在精英化方面，局長剛才也提到，政府在2021-2022年度向體院撥款7億3,000萬元，較4年前增加42%，而精英項目亦由10年前的13項增至20項。其實，精英體育與普及體育有着相互促進的關係。舉例而言，在今屆奧運乒乓球場上，國家隊與日本隊戰況激烈；傳統上，乒乓球是國家的強項，但日本的球隊也進步神速，相信與當地乒乓球人口增長有密切關係。有統計指出，報名參加日本乒乓球比賽的人數由2006年的29萬人激增至2018年的35萬人。類似的效應亦可以在香港看到，就是"家朗效應"和"飛魚熱"令香港的劍擊和游泳興趣班立即爆滿。香港的運動氛圍在東京奧運會後熾熱了很多，證明精英體育能夠帶起普及體育的潮流。政府應該乘勢加以推動，舉辦更多小朋友或學生的興趣班，以便找出有潛力的幼苗作長遠的重點培訓。可是，由於職業運動員生涯有一定的時限，退役後的出路亦充滿變數，令到不少人望而卻步。我們3位勇奪銅牌的乒乓球選手在多年前休學全職投身練習，幸好最終不負所望，達至其個人目標。令人慶幸的是，他們當時得到父母的支持，但全職運動員需要的支援不單來自家人，他們退役後在進修和就業的環節上，尤其需要整個社會的配合。祖國不少國家隊運動員在退役後，均獲保送至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就讀。近日，香港大學宣布會在下學年推出頂尖運動員入學計劃，破格以體育作為首要的入學篩選條件，讓運動員多了一個入讀高等學府的途徑。政府應該推動更多專上院校提供這類計劃，讓運動員不會錯失學習機會。各界亦關注精英運動員長遠的職業發展，運動員具有堅毅及團隊的精神，所以加入紀律部隊是不俗的發展方向。現時警隊已有超過60名前港隊成員，我期望公務員事務局能夠彈性處理招聘條件，讓已超過就學年齡的運動員在退役後只要符合其他條件，便可先入職紀律部隊甚或政府其他職系，然後再進修以滿足學歷要求，從而吸引他們投身公務員行列。代理主席，馬逢國議員提出修正案，建議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希望可以透過有效統籌，讓3個範疇產生協同效應，舉辦大型文化活動及體育比賽，吸引外地及本地遊客，把活動變成"眾人的盛事"。近日亦有傳媒報道，指廣州打算夥拍香港及其他大灣區城市聯名申辦2025年第十五屆全運會。隨着近年的建設及"一小時生活圈"的交通配套形成，大灣區城市合辦國際賽事的條件成熟。如果香港能參與舉辦全運會，相信有助提高國民的身份認同，亦可透過這類體壇盛事延續現時的運動熱。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在剛剛過去的東京奧運，香港代表取得歷史佳績，全港市民團結一心為運動員打氣，場面確實令人非常感動。在他們登上頒獎台的一刻，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感到高興和光榮。這些如此有分量的奧運獎牌，不只是表揚他們在賽場上的出色表現，亦是對他們長年累月努力訓練的肯定。"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運動員要面對各種突如其來的挑戰，例如傷患及過去兩年因新冠疫情而被打亂的比賽安排。憑藉他們個人的努力，加上團隊的支持，以及政府和香港體育學院等提供的支援，運動員才有今天的成果。我們對運動員的支持，應該要長期和持續。我們希望香港的體育運動可以百花齊放，而不是誰人獲得獎牌，便把全部撥款投放在該項目。無論是志在培養興趣的市民，還是有意展開職業生涯的運動員，都應該有足夠的發展空間。我最近打球時，有朋友說起香港高爾夫球手陳芷澄。粉嶺高爾夫球場對Tiffany很有意義，亦是亞洲最具歷史的高爾夫球場，已有100多年歷史。在這100多年來，只有Tiffany一位土生土長的球手在這個球場贏得香港公開賽。正因為她可以在該處練習，她才可以成為第一個打入美國職業巡迴賽的香港球手，並在早前第二次代表香港出戰奧運。粉嶺高爾夫球場對香港同樣非常重要。在推動體育發展方面，除了訓練選手和舉辦國際賽事外，木球會、足球會等亦會借用高爾夫球場進行日常訓練。

局長，你多次表示要全面支持香港發展運動，我們會緊盯着你，希望你不要"說一套、做一套"。我想藉這個例子說明，單靠政府並不足夠，還需要民間團體一同合作推動體育發展。這是因為只有體育團體才知道運動員的需要，而且能夠靈活辦事。政府做事則規矩多多，有時候難免過於保守。以滑板為例，在東京奧運後，多了很多人滑滑板，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有些場地管理較嚴，不准小朋友滑滑板進內，另一些同類場地則太早關門，小朋友放學後已無法進入玩滑板。體育事業產業化的目的是讓體育項目能夠持續發展，不用依靠撥款生存。我參與盛事基金時，每當衡量項目的價值，亦須同時考慮能否凝聚人心、推動旅遊發展和宣傳香港形象等因素。除了運動員之外，體育事業產業化也需要教練團隊、治療師、行政人員等的配合，同時也可以保障運動員退役後的出路。不過，我們應小心"一窩蜂"的效應。當年李麗珊贏得金牌後，很多人學習風帆，但過了幾年，熱潮便告減退。有獎牌的項目會成為熱門運動，但體育發展需要長遠的考慮，政府在軟件及硬件方面均要配合，場地、人手、資源等方面皆需要規劃。代理主席，對於政府口中的"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體育政策，我們認同其方向，我亦相信很多人都同意加大力度，令社會風氣及各種制度均有利於體育發展。我們希望普羅市民身心健康，亦能夠推動體育項目爭取佳績，團結社會。我們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但是，如果是長期贊助或大額贊助，有關公司的董事局便要有合理理由，例如額外扣稅，這樣會比較容易，而商界亦會有多一個很大的誘因通過這些贊助。因此，我希望在稅務優惠上，政府能夠大刀闊斧地實行。第二，我們認為要達到體育事業產業化，便一定要做到普及化，而普及化就是要營造運動文化。

例如，要接受一些有質素的體育訓練，須付出的費用並不便宜，除非已達到一定的水平，這樣便有機會接受一些受資助的訓練。如果是初學但想接受較好的訓練，那便要支付訓練費用，這對於基層家庭而言是很大的壓力、很大的負擔。因此，一些具天分的小朋友或年青人可能會中斷訓練，這樣便浪費人才。

有，但是要抽籤，而且訓練是斷斷續續的。老實說，訓練質素也是參差不齊的，而學校舉辦的體育項目選擇亦非常有限。因此，我建議政府推出體育券予全港學童，以"錢跟人走"的方法提供資助，令他們可以參與心儀的體育訓練，做到真正的體育普及化，這樣便可以發掘學童的潛能，培養他們成為職業精英運動員，亦應令香港的運動員成為教練。最後，政府今次轉播奧運，可說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希望政府把同樣的經驗應用在香港電台，播放更多本地體育賽事......以達致推廣運動的效果。

代理主席，中國香港代表團於本屆東京奧運勇奪佳績，喚起市民對本港運動員及體育盛事的關注。我感謝鄭泳舜議員提出議案，讓議會和政府藉此機會檢視現行體育政策，並吸收這次奧運取得佳績的經驗，探討香港參與國際體育事業的新路向，規劃本港體育政策的藍圖。政府早於2002年提出體育活動普及化、精英化及盛事化，積極投放資源，2017年至今已撥出600億元推動體育事業發展，本年度的相關經常性開支達50億元。在支持精英體育發展方面，政府成立了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加上香港運動員基金和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用以培訓和全面支援本地運動員。由此可見，政府已加大力度支持運動員和體育事業持續發展。特首於上星期二與傳媒會面，公布多項本港體育持續發展措施，當中提出將香港體育專業化和產業化。在專業化方面，觀乎政府目前的重視程度，我相信會持續有成效，但在產業化方面，則仍需進一步探討。馬逢國議員於修正案中建議研究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如果能夠落實，將有助體育活動產業化。內地於2018年整合成立文化和旅遊部，但仍然容許部分省市保留文體旅遊局，相信內地亦正在探討將文化、體育及旅遊互相結合，形成產業的可能性。對比香港，其實我們要形成產業的基礎並不差。在硬件方面，本港有多項相關大型基建已經或即將陸續落成，包括港珠澳大橋、啟德體育園、西九文化區、機場城市等，這些設施均有助推動香港旅遊、文化及體育的發展。在軟件方面，香港無論在地理位置、國際影響力及人才等，在區內亦極具優勢。如果政府能夠成立相應政策局整合相關資源，一定能產生協同效應，從而發揮最大效益。其實，香港單是體育帶動的產業鏈和體育本身的成效已相當龐大，透過舉辦大型體育盛事，可促進旅遊、酒店、零售及餐飲等行業。成立相關政策局，將有助結合體育旅遊和推動本地消費，例如可在港珠澳大橋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馬拉松或單車賽事，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大型慶祝活動。此外，未來啟德體育園的兩個主場館分別可容納5萬人及1萬人，除可舉辦國際體育賽事外，亦可舉辦演唱會及不同的文娛活動。如果各項活動能夠形成國際品牌效應，將會為本港國際形象、經濟及旅遊業注入新動力。代理主席，雖然香港目前未有專責部門統籌文化、體育和旅遊政策，但鑒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支持粵港澳舉辦國際品牌體育盛事，特區政府應該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通過與粵澳深度合作舉辦體育項目，從而取得更豐富經驗，爭取更多體育盛事在香港舉辦。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鄭泳舜議員的原議案及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今日的議題是"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是由鄭泳舜議員提出及經馬逢國議員修正的議案。

大家也知道，今年中國香港代表隊在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取得佳績，聯繫了香港人，亦令我們團結一致為他們歡呼。我很希望政府在體育政策真的會多加一點心思，尤其是一些新興的體育，包括我過往數年也對局長說過關於電競的問題。2017年的時候，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已經認可電競為體育運動。2018年，電競作為表演項目，出現在雅加達亞洲運動會上，中國代表團獲得兩金一銀。2019年，電競在東南亞運動會上成為正式項目。2022年，電競將會作為正式項目，出現在杭州亞運會場上。在2022年的杭州亞運會，電競將會與棋類歸類為"智力項目"。我們看到電競在內地一直被認同是一種運動，但在香港，過往幾年我們與局方就此有不同的周旋，而業界亦很希望真的可以把電競納入為香港的運動項目之一。電競在香港具備了非常高經濟的潛力，是新興的界別，近年的發展亦很迅速。不同的團體、商界也非常支持，過往亦有不同的大學做調查。香港城市大學做的調查發現，香港有超過30萬名遊戲玩家，無論在科技、媒體、電訊行業或旅遊業，都可以帶動發展。近期香港浸會大學亦做了一項相關的發展調查，當中有七成受訪者支持香港發展電競，以及認同政府需要在這方面多投放資源。但是，當然有不少家長擔心打遊戲機或電競會否影響小朋友的健康等。

其實很多不同的新興運動，我們也需要關注。剛才我也說了，在2022年杭州亞運會上，一些智力的項目，包括棋類，其實有很多小朋友、家長也會一起參與，亦是一種好的親子活動。所以，我希望政府未來10年無論是對於一些傳統運動或新興的運動政策，都需要關顧好，尤其一定要關顧運動員的精神健康方面。

代理主席，首先要恭喜港隊十分爭氣，今年在東京奧運取得一金、二銀、三銅，我相信這份爭氣不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光榮，亦令香港社會甚至立法會對支持運動的資源大大改觀。在準備今天的議案辯論時，我翻查了2011年1月14日的文件，當時的民政事務局曾經在立法會爭取主辦2023年的亞洲運動會，而我亦投了贊成票，但當時投贊成票的是少數，所以最後我們無緣申辦2023年的亞運會。當時的氛圍將整個討論政治化，有人更提到勞民傷財，但今天我們看到訓練一名運動員是"十年才磨一劍"。我當年亦提到，直到今天仍然堅持"一人一運動"。我當了3屆九龍城區區議員，數年前曾經有人建議啟德體育園的地點不如不要興建運動場，改為興建樓宇。我們也明白興建樓宇的重要性，但我們九龍城區堅持要保護和繼續興建啟德體育園。大家投資在體育運動，不可以如此短視。

這些運動員今年真的很爭氣，我們要重新思考如何對待體育運動和文化藝術，這些一直被香港金融經濟這個氛圍忽略。

我們真的欠了香港社會很多，特別是當我看到一些單車車手經常在我家外面"飛車"，我既擔心又很同情他們，亦令我想起當年有些單車比賽造成的嚴重交通意外。我們沒有單車徑給他們練習，而我相信"牛下女車神"的訓練也是非常艱難的。因此，我很希望普及化、精英化能夠透過"一人一運動"，從小開始訓練更多精英運動員。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突然間，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香港全城體育，我不知道大家有否想過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如果美斯在香港出生，你猜他現在會怎樣？可能他在旺角"的緊波"。如果美斯在香港出生，他真的可能在旺角"的緊波"。當然，香港有一位很有名的花式足球員——"旺角美斯"，他是我的師弟，我是叨光的，大家都一樣。突然全城體育其實是一件頗諷刺的事，搞體育講求的不是單純的經濟投資，重點是文化和文化的自覺。我們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的社會、政府是沒有文化的自覺對待體育，如果有，就不會搞出代表香港的運動員沒有運動衣穿，沒有港區的區旗、代表香港的運動衣穿。這件事我不需要爭論，我亦沒有"抽水"的立場，我純粹只是指出基本的現實，要推動體育是文化的自覺。在我說出一些具體建議之前，我希望官員會清晰，當談及文化自覺的時候，實際上是政治，為甚麼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建制派議員發言時，十分強調這是"中國香港"。在推廣本地運動時，大家可能會問一個簡單問題：運動員用甚麼身份代表香港出賽呢？這是政治問題，是不能避免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留意，這是特區政府官員要處理的問題。其次，這是政治問題，是由於當中涉及利益的分配。為何有一個代表香港的運動員出賽時沒有球衣？那不是單純文化自覺的問題，而是在我們特區從來的管治中，在制度上沒有面對過體育帶來的政治，即利益上分配的問題。今天他們說得美輪美奐也好，說投放了多少錢，尤其是在精英項目上，而事實上，這次是有成果的，這是需要大家給予掌聲的。但是，很簡單地問：局長，你會否有勇氣處理幾個總會長久以來的腐敗問題呢？泳總、羽總、足總。你抬高頭看看大家，你能否處理？

大家投放了心力，但作為運動員的卻一肚子氣。主席，我告訴你，去年疫症爆發時，我敢說在議會內只得我一人問：大家看真一點，防疫基金如何幫助全職運動員、全職教練、退役的運動員呢？

得到獎牌時，大家便有文化自覺，為甚麼？不過，到他們真的要做的時候，觸碰到利益問題，他們又處理不到。主席，我的結論很簡單，先不要說甚麼盛事化、產業化、精英化，先問一個問題：有否正視過運動員退休的生計問題？

如果這麼說，討論的是究竟運動員是否要買樓，給他一間房屋？根本上，當局有能力的話，他們替精英運動員或退休的港隊教練租房屋又如何？他們隨便找個發展商點頭便行了。

主席，我感謝鄭泳舜議員提出"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議案。我知道鄭泳舜議員在體育政策方面花了很多心思和努力，為廣大市民和很多運動員期望見到的前景規劃勾劃一份藍圖。事實上，鄭泳舜議員在其建議中提出3個目標，分別為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就這3個目標，我想探討首兩個目標。

如何普及化呢？

因此，如果要普及化運動，把運動變成生活中必需的部分，我希望局長會向規劃署提出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就不同地區的運動場地供應作出更合理的區分。很多地區的人口不斷膨脹，場地供應卻沒有增加。

這方面不外乎場地，要有專用場地，以及協助運動員做好生涯規劃，才能做到精英化。

所以，如果要精英化，便要專業化，為他們提供清晰的發展路徑。

主席，首先再次感謝剛才12位議員提出他們的建議，當中很多是真知灼見，我在此衷心感謝他們。

他做了很多工作，是背後的英雄，所以我們的體育才取得今天的成績。然而，是否單靠體育專員就能夠處理剛才多位議員提到的種種問題呢？假設我們希望體育會有長遠的發展，我相信交由一個局負責處理會有莫大幫助。接下來，不論是西九文化區或啟德體育園兩大項目，也與香港未來的文化體育息息相關，再加上現時旅遊發展遇到重大的挑戰，所以這3件事情連結起來，絕對有很大的優勢可以繼續發展。

在上一項議員議案中，我也特別提到有關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如果大灣區的發展，可以把體育立項成為一個項目，我認為絕對有很大的發展機會。因此，我特別提出在大灣區成立一個專責小組，跟進所有粵港澳大灣區的聯合品牌賽事和活動。我剛才也提到，香港的足球隊與廣州的足球隊對賽，或是佛山武術隊來港與我們練習，這些全部都是產業化的方向。

最後，剛剛得知一個好消息，就是馬拉松終於可以如期舉行，我相信這也是民政事務局與各方面協調的結果。當然，我們期望馬拉松可以在有序、安全的情況下進行，我亦知道"田總"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要求參賽者必須接種疫苗，這亦有助推動疫苗的接種。希望香港可以逐步在有序和安全的情況下，申辦一些國際賽事，然後在安全的情況下慢慢舉行，讓產業化和盛事化可以隨着香港體育成績的發展逐步發展。我再次感謝今天10多位議員提供寶貴意見，我亦已細心聆聽，多謝。

主席，我感謝鄭泳舜議員今日就"制訂未來十年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提出議案，亦非常感謝今日有14位議員先後就這個議題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體育是市民優質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環，而政府一直持續投放資源，支持香港的體育發展，亦致力推動體育的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民政事務局負責體育方面的政策，一直與體育界保持密切溝通，包括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體育學院、各個體育總會和相關體育團體、教練和運動員，以了解體育界對香港體育發展的意見，一直努力投放資源於體育發展上。政府自2017年至今已撥出超過600億元的新資源，包括300多億元發展啟德體育園項目；在18區興建或提升多個康體設施，當中亦牽涉約200億元；支持精英運動和社區體育的持續發展，涉款約80億元，以及推出多個新項目支持體育盛事、隊際體育和殘疾體育發展等。我們正陸續增加不同類型的體育設施，以及促進不同團體開放體育設施，從而鼓勵和便利市民多做運動和推動體育進一步發展。啟德體育園的工程現已開展，預計於2023年完工。我們已展開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以期在2022年前展開26項，以增加和改善地區康體設施。我們亦已經與教育局於2017-2018學年合作推出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透過為參與的學校提供額外津貼，鼓勵他們在課餘時間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予體育團體舉辦體育活動。在體育普及化方面，我們正在優化體育資助計劃，逐步增加體育總會的年度資助額，由2019-2020年度約3億元，在4年間增至超過5億元，以加強推動體育普及發展、青少年培訓、社區參與、各級體育隊的訓練和海外交流與比賽，當中亦有幾位議員提及，提升體育總會的管治方面。

贊成的請舉手。

鄭泳舜議員，你還有16秒答辯。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泳舜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馬逢國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

修訂規例的目的，是豁免樓宇及處所的所有業主及佔用人根據《消防規例》須履行的法定責任，即可自行裝置獨立火警偵測器，而無須由註冊承辦商裝置、保養、檢查或修理該等偵測器，亦無須每12個月由註冊承辦商檢測該等偵測器至少一次。委員支持修訂規例，亦鼓勵公眾人士主動在樓宇及處所內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以及在火警發生初期發出警報，讓樓宇佔用人及時疏散。在審議過程中，委員曾討論有關獨立火警偵測器的質素、裝置及保養的事宜。政府當局表示，市面上出售的獨立火警偵測器，無需特別的安裝及保養技巧，其可靠性亦很高。市民可自行購買及安裝。消防處會對售賣獨立火警偵測器的商店進行巡查。當局亦會在選定地區推出先導計劃，由消防處義工隊接觸有需要人士，例如獨居長者及少數旅裔人士，協助他們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消防處亦會展開宣傳，提升公眾對使用獨立火警偵測器的認識。委員認為，政府當局亦應協助舊式樓宇的業主及住戶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政府當局表示，消防處已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協助舊樓業主及住戶遵從消防安全規定，包括"折衷式喉轆系統"和降低消防水缸容量要求。當局稍後亦會向油尖旺、九龍城及深水埗合資格舊式樓宇住戶派發滅火筒及滅火氈。委員促請當局將此項計劃推展至其他地區。

主席，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為了更徹底在火警中拯救生命、減少火災所造成的損失，這次修例實際是僅為改善舊式樓宇消防行出了一步。去年11月，油麻地發生8死的致命火警，已有一年，當時，我曾接觸一位死者家屬，他失去至親的悲痛，我仍然歷歷在目。眼見近年經常發生火警，主要集中在油麻地及旺角"三無"大廈林立的地區，這些舊樓"劏房"處處，亦有很多少數族裔聚居，如何可以幫助這些低收入人士及舊樓住戶改善樓宇消防安全是當務之急。主席，我亦注意到，去年11月油麻地火警的肇因之一，就是尼泊爾傳統節日——排燈節。排燈節又將至，我促請當局與地區防火委員會及少數族裔的團隊等加強合作，宣傳及教育防火安全的重要性，例如建議他們使用一些電蠟燭代替明火蠟燭等，採用可確保安全的方式進行節慶活動。另一方面，有關向位於油麻地、深水埗及九龍城的合資格舊式樓宇住戶派發滅火筒及滅火氈的先導計劃，我期望政府當局能夠盡快開展這項計劃，同時加快有關《消防安全條例》的修訂及諮詢工作，由政府代舊式樓宇業主進行部分消防安裝改善工程，並在工程完成後向他們收回費用。在本次的修例之後，更加全面徹底改善舊樓的防火安全，以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防止悲劇再現。主席，我謹此代表小組委員會支持修訂建議。

主席，根據現行法例，任何消防裝置，包括很多地方和地區早已廣泛應用並可以有效預防及減少火災造成的人命傷亡的獨立火警偵測器，在香港必須經由註冊承辦商安裝及每年檢查。由於相關的安裝及檢查費用往往較獨立火警偵測器本身的價錢更高昂，每年找人上門檢查亦相當麻煩，大部分市民因而不願意安裝。

然而，豁免相關法定要求，不代表香港消防處及其他部門可以不做事或少做事。相反，我希望政府在修例後會做得更多，以務實的態度提升香港樓宇消防安全。政府首先要做的是確保市面上的獨立火警偵測器具備良好的性能和品質，並制訂相關的標準和指引，避免市民購買一些有問題的產品，反而增加消防安全風險。第二，要做好宣傳推廣工作，教導市民正確選購、安裝、使用及定期檢查家中的獨立火警偵測器。對於獨居長者、少數族裔，以及居於"三無大廈"、失修舊樓和違法"劏房"的低收入家庭，政府不僅要加強宣傳，最好向他們免費派發並安裝有關設施。坊間的獨立火警偵測器一般只需數百元，全港派發1萬個只需數百萬元。鑒於人命無價，而且每宗火災都會造成財物損失，絕對物有所值。相關工作不僅靠消防處進行，各區民政事務處亦必須積極協助。針對近年發生多宗致命舊樓大火，特首早前提出會修訂法例，授權消防處和屋宇署直接為遲遲未能符合相關標準的舊樓進行所需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然後再向相關業主追回費用。有關修例建議獲得各界支持，但至今未見任何進展。我促請當局加快相關工作，制訂立法時間表，推展相關改善工程計劃，並制訂目標，不要待另一宗致命舊樓大火發生，才匆匆修例，亡羊補牢。作為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立法會代表，我希望消防安全法例不會過於僵化，以致一些本身在設計上有限制的舊式樓宇或歷史建築物，根本無法符合相關消防安全標準，或需花上天價工程費，才能符合相關標準，迫使有關業主有法不依，把消防安全置之不顧，又或寧願把有關建築物荒廢丟空，等待拆卸重建，不利香港的房屋供應和文物保護工作。近年，消防處在審批舊樓消防設施方面已增加彈性，但水缸和灑水系統的規格要求仍然不夠彈性，為甚麼不可為舊樓和歷史建築物訂定另一套更具彈性並設有分級要求的消防標準？這樣，業主即使做不到100分，也做到50分，總比甚麼也不做好。希望當局可以積極研究跟進。

說到消防安全的改革，那怕只是一點點，我都會支持。我在2008年進入立法會後，就經歷花園街兩場大火，每次都奪去數條人命......9條人命。土瓜灣的大火和去年油麻地的大火也一次過奪走了8條人命。在香港舊樓林立的區份，其實處處都有這些被奪走的人命，也有兩個消防員為了救火而被奪去性命。

因此，我在2015年開始正式提出私人修訂，希望《消防安全條例》可向消防處處長賦予屋宇署署長的酌情權。須知道，九龍西的慘劇真的很多，馬頭圍道45J號的整幢樓宇倒塌後，屋宇署署長當時可行使酌情權先救舊樓，然後才尋找失蹤或不負責任的業主。事實上，消防安全問題同樣迫切，倘若真的無法找到相關業主，又或部分業主沒有能力，便應讓消防處處長酌情決定，在可行情況下先替業主處理問題，然後才追究不負責任、失蹤、過世的業主。試問個別的舊樓業主哪有能力找到同樓業主？

我希望日後這些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推動......有些是較小規模的修訂，但可帶來重大的社會效益，令立法會和政府能有機會合力推動這些重大的民生政策。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2021年消防規例》。

主席，我簡短發言。關於《2021年消防規例》，我是支持的，因為這也是比較簡單的修改，希望可以有警報器、煙霧警報器供市民使用。不過，我亦想藉此機會指出，就居住"劏房"的問題而言，荃灣和深水埗也是屬於最多"劏房"的區域，荃灣與葵青也有，不過荃灣是全香港最多"劏房"的地方。關於派"消防三寶"的概念，其實我們去年與鄭泳舜議員也曾多次向政府提出，但至今我們仍然未聽到有進一步消息。所以，我希望政府盡快推動"消防三寶"計劃。在試行地點方面，我們也在荃灣找了一些團體願意協助有關計劃，現時亦正在進行一些試行工作。我希望局長要特別留意，把"消防三寶"的覆蓋範圍或試驗計劃覆蓋至荃灣這個最多"劏房"的區域。不少市民也向我反映他們相當擔心，因為過去曾經發生火燭，亦有人被燒死了，大家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這是第一個訴求。第二個訴求是希望盡快就《消防安全條例》作出修改，讓政府入場。同時，剛才其他議員可能也沒有提到，就是希望在修改過程中，容許8層樓以下的大廈直接使用街外水喉接駁，無須使用水箱和水泵，因為這樣才可以節省大量金錢，亦可令有關工程進度加快。

所以，我希望局方在考慮這項條例的修改時，亦可以一併考慮這項要求。

主席，我謹以與實施《公司條例》新查冊安排相關的7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小組委員會商議工作的重點。

委員普遍支持實施新查冊安排，以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障及減少涉及"起底"及濫用個人資料的情況。有委員關注到，不同公司董事的全名及部分身份識別號碼或會完全相同，亦有個別董事的姓名以不同格式出現於公司查冊的登記上，以致查冊人士難以識別相關董事身份。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讓公眾了解新查冊安排下將會採取的行政措施，確保查冊人士能夠有效確定公司登記冊上的董事身份，而公司註冊處亦應加強執行現行有關董事填報其姓名的規定，即董事姓名必須與其香港身份證上所載的姓名一致。此外，委員亦關注在新查冊安排下，"指明人士"名單的涵蓋範圍，並促請政府當局加緊工作，防止透過新查冊安排所取得的受保護資料被濫用。小組委員會已於2021年8月5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請大家察悉。主席，以下是我對新查冊安排的意見。這7項附屬法例的目的，是回應公眾對於社會應該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障及減少涉及"起底"及濫用個人資料的情況。因此，除指明人士外，其他查冊人士只可取覽公司登記冊上董事等的通訊地址和部分身份識別號碼。在最初的諮詢階段，指明人士範圍相當狹窄，因此不同行業的業界代表，包括銀行、證券、基金、會計、清盤等，均不約而同地表示，資訊的可用度及透明度是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政府收緊查冊安排必須格外審慎。當時我亦代表銀行界於4月向當局提交書面意見。以銀行對客戶的盡職審查為例，查冊能夠提供可靠信息讓銀行核對相關資料，確保不會為某些使用虛假陳述的人士或從事違法活動的人士提供服務。雖然部分資料需要向客戶取得，但公司註冊處提供的資料卻屬於最權威、最能全面識別身份的數據。如只能查閱部分資料，將嚴重影響查冊的有效性和準確性，難以有效地完成盡職審查。遮蓋有關身份資訊後，業界或會難以監察所涉及的公司會否出現問題，識別關聯交易的難度亦將會增加。另外，金融業界亦需要滿足海外監管要求，收緊查冊不僅可能影響海外合規，亦有機會不符合國際反洗錢組織、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建議，從而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產生負面影響，並可能根據反洗錢風險評估，將香港評估為較高風險的地方。我個人完全明白要在保障個人資料及資訊透明度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點也不容易，不過我會形容政府當局是次在立法過程中的確從善如流，因應不同業界的憂慮而在法例上作出了適當的調整，因此我會全力支持這次的修例。政府完善個人資料的保障制度誠然是相當恰當的，但切記要避免"一刀切"，並希望政府持續關注公眾知情權和營商保障。

剛才陳振英議員也提到，政府的做法部分是從善如流，例如回應了銀行、金融、會計及法律界的一些訴求，但對我們勞工界的訴求，政府的回應似乎太過保守。始終政府也擔心，會否有人藉此機會胡亂查閱資料呢？因此，政府沒有採納我們的意見，我們對此非常失望。

即使在勞工處或勞資審裁處通知那間公司的負責人或董事時，在聯繫上已有困難，如果真的聯繫不上，勞工處或勞資審裁處才會運用他們作為公職人員的權力查找其地址再行聯絡，但這樣已經遲了。

我最近也曾處理一宗個案，售貨員向公司追討欠薪。我們工會發現跟他簽署僱傭合約的是一間公司的名字，支薪的支票是另外一間公司的名字，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又是另外一間公司的名字，涉及3間不同的公司。我們的同事透過查閱該公司的地址，看到全部董事的資料，了解他們當中"藤掕瓜、瓜掕藤"的關係，最終找出數間公司的關係，最後才能夠向法庭提供有用的資料，為工友爭取到合理權益。可是，在新查冊安排下，我們工會工作者或即使是受委託的工會代表，均不能夠再查閱公司董事的地址，只能夠查到公司名字和通訊地址，對抽絲剝繭式的處理個案會有一點麻煩。雖然我們對政府沒有採納我們的建議表示失望，但希望政府能密切了解有關情況。今次的修訂對日後工會處理勞資糾紛，以至勞工處甚至勞資審裁處的程序會否產生實質變化，政府應該適時考慮再作修訂，把指明人士的權力賦予工會，而不是現在政府所說，可以找律師處理。找律師處理其實會涉及費用，局長，即我們並非大公司或大銀行，工會要委託律師再協助當事人進行這個程序會涉及費用。其次，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即勞工處及勞資審裁處，一旦知道登記地址已失效，便應盡快因應申請准許披露董事住址，讓我們能夠伸張正義，令公司做應該做的事情。今次的修訂旨在保障私隱本來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可能會犧牲了我們工會在維權工作上的部分權利，希望政府再聆聽我們的意見。

我們提交的7項附屬法例目的是實施立法會早於2012年已通過但尚未生效的《公司條例》中有關新查冊安排的條文。在新查冊安排下，公司登記冊會以董事的通訊地址代替通常住址，以及以董事、公司秘書及其他相關人士的部分身份識別號碼代替完整號碼，讓公眾查閱。新查冊安排的目的是要確保公司登記冊維持有效、開放和透明的大前提下，加強敏感個人資料的保障，防止被人濫用。事實上，加強保護公眾登記冊上敏感個人資料的做法亦廣為其他實施普通法地區所採納，因此不少公眾登記冊皆以不同方式容許董事提供替代地址，取代通常住址。我們在敲定相關附屬法例及行政措施的細節前，已諮詢了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亦包括與陸頌雄議員見面，了解及細心聆聽各持份者包括金融界、專業服務界、公司服務提供者、商會、勞工界等的意見。現時的安排已充分考慮及適當吸納各持份者所提出的關注，求取平衡，確保各類查冊人士能在新安排實施後，繼續透過公司登記冊取得所需資料，辨認董事、公司秘書及有關人士的身份。為確保香港的金融、商業及公司管治制度的穩健，剛才陳振英議員亦有強調並支持這個觀點，新查冊安排將容許"指明人士"無須取得董事授權亦可向公司註冊處提出取覽董事的通常住址及完整個人身份識別號碼，以執行法例賦予他們的工作，或其專業所屬的職務。有關人士除了包括資料當事人及他們的授權人士，亦包括有關公司的成員、公職及執法人員、因執行法定職能而須使用受保護資料的人士和機構、執業律師和會計師、銀行、以及各種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規管的"金融機構"及"指定非金融業人士"等。我們會訂立有效的行政機制，確保"指明人士"能迅速有效取得有關資料，以進行所需的法定程序、執法、金融及商業交易客戶盡職審查等工作。在立法會審議附屬法例期間，我們亦向議員詳細說明我們各項配合新查冊安排的行政措施。例如，如果有董事的全名及部分身份識別號碼完全相同，但屬於不同人士這種極少數情況出現，即所謂"同名但不同人"，公司登記冊將從其餘任何被遮蓋的身份識別號碼中顯示多一至兩個號碼，讓查冊人士能辨認兩名為不同人士。至於另一種情況，即不是剛才所說的"同名不同人"，而是"同人不同名"的情況，在新查冊安排實施後，公司註冊處將加強執行現行有關董事於指明表格填報其姓名的規定，即董事的姓名必須與其身份證明文件上所載的姓名一致，否則公司註冊處會要求有關董事作出澄清。與此同時，公司註冊處日後的綜合資訊系統將可識別於公司登記冊上擁有相同完整身份識別號碼但以不同格式的名字登記的董事紀錄，並會將該等董事的紀錄整合及配以相同分組編號顯示給查冊人士，讓查冊人士可更輕易地識別有關紀錄屬同一董事。我們會按附屬法例中列明的生效日期，分3個階段落實新查冊安排。當中包括於今年8月23日開始，容許公司在它們自行保管的登記冊上選擇以董事的通訊地址代替通常住址，及以部分身份識別號碼代替完整號碼。第二階段於明年10月24日實施，此後向公司註冊處新登記的文件中所載的受保護資料，將不再提供予公眾查閱。到第三階段，即後年12月27日開始，資料當事人可就公司註冊處登記的舊有文件中所載的受保護資料，申請不再提供予公眾查閱。相應地，附屬法例中列明的"指明人士"可於第二及第三階段實施後，向公司註冊處提出取覽相關的受保護資料。公司註冊處會適時向查冊服務的主要用家及持份者提供指引及說明，落實新安排。剛才陳振英議員亦關注，新安排如何能很快讓市場知道，其實因為第一階段快將於今年8月23日實施，剛剛這星期我們的同事已於公司註冊處的網站發出這指引和相關問答。我們會適時於不同階段實施之前提供相關資料，讓市場能盡快知悉。另外，剛才陸頌雄議員關心勞工界，就這方面我想作一些澄清。

因此，勞工處現時在僱員權益保障上的各項服務及職責皆不會受到影響。此外，如僱員希望透過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以民事訴訟方式向僱主追討欠薪，而僱主為根據《公司條例》組成及註冊的公司，根據現行規定，有關訴訟的申索書送達被告人的註冊辦事處地址，一般便會被視為已向被告人妥為送達，因此並不需要向有關公司董事的住址送達申索書才能處理我剛才所述的民事訴訟。此外，根據《公司條例》，通訊地址不得是郵政信箱號碼。查冊人士可向公司註冊處就無效的董事通訊地址提出申訴，這是陸議員剛才所關注的地址無效，公司註冊處可在確認有關情況下提供有關董事的通常住址予公眾查閱，如出現勞資糾紛情況而無法透過董事的通訊地址聯絡時，公司註冊處可因應情況優先處理緊急個案的相關申請，並會在合理時間內盡快處理相關程序。這是在一定程度上回應陸議員的關注，在此亦感謝他把勞工的聲音帶給我們。最後，再次多謝各位議員的意見，我們會聯同公司註冊處繼續與各相關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絡，實施新查冊安排。